主席，梁振英先生於2012年3月當選為行政長官。

該協議訂明，梁先生除了在收購完成的兩年內不會向戴德梁行挖角或與之競爭之外，在推動UGL集團和戴德梁行集團的業務方面，他會按UGL提出的合理要求不時提供協助，包括擔任推薦人及顧問。梁先生在出任行政長官後的首兩年按該協議共收取了400萬英鎊酬金，但他一直沒有就此向行政會議秘書申報與該協議有關的個人利益。在傳媒於2014年10月披露上述協議後，有公眾質疑行政長官的做法涉及利益衝突，而他沒有申報個人利益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政府回應該等質疑時指出：i該協議在梁先生上任前已簽訂；協議設有避免利益衝突條款，即他只會在不構成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才會向UGL提供上述協助；UGL未有要求他提供任何服務；以及他從來沒有向UGL提供任何服務。

現時政治委任官員的申報制度規定，各級政治委任官員必須具體申報他們在任何公司持有的投資、股份、直接或間接擁有的利益；擔任任何公司的董事、東主或合夥人身份；以及如有參與私人公司事務的詳情。各級政治委任官員也須申報其以個人名義擁有；或以其配偶、子女或其他人士、代理人或公司名義但實際由其擁有的投資和利益；或他們擁有受益人權益的投資及權益。各級政治委任官員按照《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的規定申報的投資和利益，亦以訂明表格的方式存放在各個有關的辦公室或政策局的網站上，供公眾查閱。有關的申報須每年更新。此外，《守則》亦規定政治委任官員在執行公職時，如個人利益可能會影響，或被視為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均須向行政長官報告。政治委任官員亦須避免處理有實際利益衝突或潛在利益衝突的個案。行政會議方面，亦對所有成員設有嚴謹而行之有效的利益申報制度，目的是為確保行政會議成員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時公正無私和不偏不倚。該制度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定時定期的申報。每位行政會議成員均須在就任時和其後每年申報個人利益，申報內容包括a受薪董事職位；b受薪工作、職位、行業、專業等；c如上述兩項的利益包括因行政會議成員身份所提供的個人服務，則須申報服務對象的姓名或名稱；d成員在香港或其他地區擁有的土地及物業；e成員本人或連同其配偶或子女、或代表其配偶或子女持有公司或其他團體的實益股份；以及f理事會、委員會或其他機構的成員身份。此外，行政會議成員須以保密形式向行政長官申報更詳細的財務利益，包括成員本人或連同配偶或子女或其他近親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期貨或期權合約。申報制度的第二部分是就個別行政會議討論的事項作出申報。每位行政會議成員均負個人責任，檢視行政會議所審議的事項是否涉及其個人利益，並在行政會議討論有關項目前作出申報。按照行政會議的保密原則，政府素來不會披露行政會議的討論內容，以及相關的利益申報。至於公務員方面，在職公務員均須遵守規管其品行的政府規例、規則、通告及部門訓令，政府有既定機制處理公務員申報利益和相關紀律事宜。任何人士在獲受聘為公務員後，便須跟隨有關規定。如有證據顯示有公務員涉嫌違規或不當行為，當局會按照既定程序作出跟進，包括採取適當的行政或紀律行動。此外，無論是政治委任官員、行政會議成員或公務員，均需依從相關規定。廉政公署必定會不偏不倚、嚴謹執法，根據既定程序處理每一宗針對公職人員涉嫌違法行為的舉報和案件。

其他公職人員可否引用這4項條件，即他們如在擔任公職前與私人機構簽訂協議，便可一邊出任公職，一邊收取數以百萬計，甚至數以千萬計的利益？

這是因為，如果回應......

主席，我剛才的主體答覆的重點，是關於現行3類公職人員的申報制度，以及避免利益衝突的安排等，而林卓廷議員提出的質詢的核心，則是關乎所謂離職協議的問題。

至於政治委任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正如我剛才所說，在現行申報制度下，對於投資、擁有的物業和股份，或任職某些機構的成員等，他們均要作出定期申報。

主席，除了政治任命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外，其實很多公務員同樣會接觸機密和敏感資料，特別是首長級公務員。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約略提到，不過我也感謝議員的提問，我可具體說明兩三點。

總言之，公務員一旦作出相關投資，便要在7天內申報，以幫助當局審核所有申報，以及採取適當的管理或防範措施。

此外，如果有關投資名義上由公務員配偶或受委託的其他代理人或公司持有，但實際上由公務員以自己資本擁有的話，他亦需要申報。最後，除所有首長級公務員外，對於公務員隊伍最高職位的人員，特別是常任秘書長等，我們更設有額外申報規定。他們獲委任時及以後每年，也要登記他們擁有的地產和房地產、他們的公司東主、合夥人/董事身份，以及任何上市公共或私人公司發行股本1%或以上股權的資料，供市民查閱。我們相信，這些適用於高級公務員的利益申報制度行之有效，應能夠應對這方面的關注。

在部門首長考慮時，最主要會一併考慮到，外間工作不能影響公務員本身的工作。但有時候，有些公務員同事在外間的工作是義務或服務社會性質，例如有些同事在工作崗位以外，在某些機構擔任義務工作，或在所屬教會擔任執事等工作。

局長剛才提到要求公務員全心全意服務市民。

主席，習近平主席也表示要打擊貪腐，但我們的特首及司局長竟然可以受一份協議約束，繼續收取利益而可能要履行一些責任，而在本港制度下，他們竟然甚至不用申報。現任特首是否希望香港的制度差於內地？在整個國家都希望走向繁榮、富強、實踐"中國夢"的時候，香港竟然走回頭路，採取較低標準，連這樣的情況都不用申報。這怎對得起香港市民，甚至國家的發展呢？
主席，首先我必需指出，涂謹申議員套用到"包庇"二字在我身上，是比較嚴重的指控，我提議大家互相尊重，如果沒有實質證據，在新一年，議員沒必要在這些場合使用這些字眼。至於行政長官的個案，政務司司長過往在議會亦曾詳細回應議員的相關質詢，行政長官辦公室亦多次發表聲明。

但情況是，政務司司長在本會作出回應的時候，提到梁先生在當選行政長官後，他不會亦不應該向相關公司UGL提供有關協助，而事實上，在議員剛才所提到的協議簽訂之後，正如UGL的聲明所指，梁先生從來沒有向UGL提供任何服務。再廣而推之，我贊同涂謹申議員所說，除了公務員外，政治委任的司局長亦必須全心全意，在本身的工作崗位服務市民，這是《守則》開宗明義提到的，所有司局長、副局長及政助都會嚴守這個原則。
主席，局長沒有回答的是，特首及司局長繼續收取利益，並受制於協約而要履行責任，但現時的標準是，他們不需要申報，當中的道理何在？
主席，申報有兩種，一種是定期申報，主要圍繞投資利益、房地產、股票，以及擔任公職以外其他董事或理事等職份，他們所作出的申報，並就此公布。但是，另一種申報是處理每件政策或事情的時候，如果與私人利益有潛在或可能出現利益衝突，他們是需要根據機制申報，而機制當中，對是否需要避免利益衝突設有安排，即關乎避嫌的情況，包括不發出文件、不處理該項工作而交由其他同事處理。後者是存在於政府的機制中，過往大家看到亦有這類避嫌的安排，並且曾經公布，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主席，當局在2015年6月展開研究，探討仿效法國巴黎的拉德芳斯商業區、日本東京的地下街等，在尖沙咀西、金鐘/灣仔、銅鑼灣及跑馬地4個策略性地區內發展地下空間的可行性，以改善地面交通、增加社區設施和土地，以及紓緩擁擠的行人環境。當局已勾劃出初步規劃概念，並於去年11月展開為期3個月的"城市地下空間發展：策略性地區先導研究"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

香港地少人多，已發展的市區地方經常出現大量人流和車流，導致街道環境非常擠迫，往往出現水泄不通情況。由於密集的都市布局，令有關問題難以解決，大大限制了市區的可持續發展，亦未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地下空間是隱藏的土地資源，如能有系統地加以運用，可締造新的機遇，以應付各種社區及商業設施需求及緩解市區因地面空間不足所引致的交通、環境等問題。政府於2015年6月開展"城市地下空間發展：策略性地區先導研究"，揀選了銅鑼灣、跑馬地、金鐘/灣仔及尖沙咀西4個策略性地區作研究。研究內容包括以下3點：i探討在這些地區發展地下空間的機遇和合適性、須考慮的因素、當區的需要及可能用途等；為這4個地區制訂地下空間總綱圖；以及為具發展潛力的地下空間建議概念性的發展方案。

我們於去年11月展開了第一階段公眾參與，亦已諮詢灣仔和油尖旺區議會，以及城市規劃委員會和海濱事務委員會，並舉辦了3場專題小組會議與不同持份者探討相關議題。此外，我們正在不同地點舉行巡迴展覽，並開設專題網站，方便收集公眾意見和向公眾發放資訊。待完成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後，我們會根據收集到的意見，着手擬備地下空間發展的概念方案，然後會就這些概念方案，進行包括土力、結構、消防安全、財務可行性、業權，以及對附近環境的影響等不同範疇的初步技術評估。我們會根據技術評估的結果，再就有關地下空間發展項目的初步發展時間及成本等進行估算。預計相關工作可於2018年年初大致完成，之後我們會就有關的概念方案展開第二階段公眾參與。總的來說，請恕我們在現階段未能提供林議員所需的詳細資料。三主席，至於啟德發展區內兩條已規劃的地下購物街，按"啟德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它們全長約1,500米，分別連接九龍城和新蒲崗，以及沙中線的土瓜灣站和啟德站。興建中的沙中線啟德站與土瓜灣站亦已預留接駁位置，以連接這兩條地下購物街。由於這兩條地下購物街的主要部分將會相連或途經多塊發展用地，我們計劃把地下購物街與毗鄰的發展用地一併發展，並會要求發展商把其項目的部分零售樓面面積與地下購物街相連，以產生協同效益，提供舒適及具吸引力的購物及步行環境。為方便市民日後使用地下購物街，我們將在地下購物街內設置24小時的無障礙行人通道和走廊。我們計劃按相關發展用地的賣地時間表，分階段推展啟德發展區內的地下購物街，並透過適當的賣地條款，要求發展商興建、管理及營運與其發展用地相連的地下購物街。
主席，雖然局長未能就我所提質詢的第二部分提供資料，但我希望政府能盡快作出研究，因為正如局長剛才所說，香港的土地資源有限，發展地下空間確實是不錯的建議，而經民聯早前已向局長和政府提出有關建議。當然，成本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但是，政府如在日後作出大型規劃時不預早研究地下空間的運用問題，一旦樓宇建成，便再難進行發展。我想問局長，政府會否把規劃地下空間納入政府所有規劃研究，使之成為當中的一部分？
多謝林健鋒議員的補充質詢。

在這方面，我們要進行兩項研究，其一是主體質詢所提及的4個策略性地區，其二是較為整體地檢視發展地下空間所面對的挑戰和不同的困難。林議員剛才提到在進行未來規劃時，須注意就發展地下空間留有彈性。此外，亦有意見認為日後在一些新發展區，例如古洞北、粉嶺北和洪水橋等地方，應預先作出適當的考慮。

香港零售業用地一直不足，相信很多香港市民也知道，而這亦導致租金高昂。故此，對於局方發展地下空間，我非常支持。這構思來自2013年的施政報告，據我所知，局長在2015年6月開始進行研究，但按局長剛才所說，要在2018年才會有初步構思方案。

他們是很重要的持份者，他們提出的意見會否影響你們在相關地區進行發展的積極性？因為我相信供應越多，需求便越少，有機會令業主的收入減少，在這方面局長會如何作出考量？

主席，關於執行時間，我們必定會抓緊。不過，在推行地下空間發展時，我們第一方面必須進行兩個階段的公眾參與；第二方面，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公眾參與後，在按照收集所得的意見擬備發展大綱時，我們必須一如主體答覆所說，進行大量技術評估來支持所接獲的意見，從而決定哪些建議可以落實，並就不能落實的意見作出交代。

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可以告訴大家，總體而言，在我們諮詢兩個區議會及舉辦若干巡迴展覽後收集所得的意見中，約有八成半以上人士支持我們進行這項工作及作進一步探討。亦有意見認為，可在地下空間適當加入一些商業設施，但亦可以加入一些社區需要的設施，或將一些不太受歡迎的地面設施遷入地底。

主席，民建聯過去一直支持當局全方位開拓土地，包括善用岩洞及發展地下空間，以改善地面交通、增加社區設施和善用土地。就這個問題，希望局長能就啟德的發展大綱，一併考慮起動九龍東的部分。其實，啟德發展區毗鄰九龍東、黃大仙和觀塘，亦非常接近九龍灣發展區，希望局長能同時考慮這一方面。此外，我想請局長回應另一問題，因為每當我們要發展地下空間，都會面對一些環境和生態影響，例如地下水資源及在地面造成的生態影響。

所以，請柯議員放心，這方面我們會注意。

主席，旺角是傳統的旅遊旺區，人流多、交通擠塞是長期存在的問題。

最近，路政署也在區議會提出在旺角興建超級天橋的方案，以紓緩人流，但這個方案估計需時5年才可完成。既然局方也看到問題所在，我想問局長為何當局不考慮在旺角發展地下購物街？其實，發展地下購物街較興建天橋更不擾民，可帶來更佳效果，既不會帶來路面影響，亦可增加旺角的商鋪供應，不知局長對此有何考慮呢？
為何我們在發展地下空間時要先揀選這4個策略性地區，而沒有包括油尖旺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現時所揀選的數個地區，主要是涉及公園/休憩用地及政府用地，如要發展地下空間，業權問題會較容易解決，而且一般而言，地下亦沒有太多複雜設施，儘管在討論灣仔的相關發展時發現涉及港鐵的通道，需要作出遷就。

所以，我們須在下一階段總結經驗後，才會再作進一步考慮。
主席，地下街的研究和發展，會無可避免地涉及私人地段地底下的業權收購問題，從過往興建沙中線和西港島線的經驗，可發現往往會引起很大的疑慮和滋擾。根據政府在2011年提交立法會的文件，當時曾舉行數十場地區諮詢會向市民作出解釋，居民所關注的一般是有關賠償、重建影響和結構安全等的疑慮，而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甚至提到可向政府申索賠償。所以，為免在發展地下街時引起同類或更大的憂慮，我想問政府會否因應過往經驗，探討在收回地下空間時應引用甚麼條例行事？當局可否就有關條例是否訂有賠償機制，以及它就重建以至結構安全問題的處理，擬備清晰文件向公眾作出解釋，釋除公眾的疑慮？
主席，關於是項補充質詢所提及，牽涉到賠償、結構安全及重建影響等問題，在不同的地下空間發展中均可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就是次我們揀選的4個地區，正如我剛才回答姚思榮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所指出，涉及的都是公園/休憩用地，基本上絕大部分是政府土地，所以牽涉的問題亦比較簡單。第二，關於剛才提到的結構安全問題，請大家放心，香港各個相關專業的人員一直以來都緊守崗位。

至於萬一牽涉收購業權的問題，過往亦有先例，包括當年興建港鐵的鐵路時，都有相關條例處理。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有信心可處理得到。
主席，其實除了局長剛才所說，策略性研究中所牽涉的4個地區之外，港、九、新界也有不少隧道網絡，當中有些橫跨很多交通交匯點，貫通了不同的建築物和基建設施，有些甚至貫通了港鐵站和大型商場。

局長可否拆牆鬆綁，盡快在適合的地方發展商業活動以至地區設施，藉以更加善用這些大好機會？
主席，這真的要取決於不同地點和不同地段的所在位置，以及該處有何地下設施、業權及周遭環境如何。我們認同盧議員所說，在地下空間方面，香港有潛力進行整全、全面的考慮和發展，就此我們已在另一項研究中進行檢視。今次先就4個策略性地區進行研究，可有助我們總結經驗，並希望協助社會就此問題更易達成共識，有利於在下一步進行全面檢視和推展時，更容易得到整個社會的接納。
主席，我申報我是原居民，也是鄉議局主席。《認可鄉村名冊》是地政總署核准男性新界原居民，申請在村內範圍興建新界小型屋宇的重要文件。地政總署在考慮應否把某鄉村納入名冊時，會顧及幾個基本準則，包括i所涉鄉村必須在1898年已經存在，以及該鄉村已納入丈量約份地圖和集體政府契約內。本人接獲不同鄉村居民的投訴，縱使他們已提供相關文獻及資料，以證明有關鄉村自1898年起已存在，但地政總署仍不批准他們所提把其鄉村納入《名冊》的申請。例如，荃灣下花山村村民20多年前已提出納入名冊申請，並提供了高空圖片、新聞剪報、社區人士見證等證據，以證明該村在1945年前已有人居住，但地政總署卻以"該村已荒廢"為由拒絕申請。然而，鄉議局及前規劃地政科在1991年聯合編製的《新界原有鄉村名冊》卻包含下花山村。

根據有關政策，一般來說，年滿18歲，父系源自1898年時為香港新界認可鄉村居民的男性原居村民，得以一生人一次向當局申請，在其所屬鄉村內的合適土地上建造一所小型屋宇自住。為推行小型屋宇政策，《認可鄉村名冊》的初稿於1973年訂定，當年名冊載有591條認可鄉村。當時有些鄉村並無列入名冊內，原因是當中大部分或因位置偏遠、地點不便或經濟/社會因素導致政府認為有關鄉村已荒廢多年。其後經進一步核實糾正，符合資格的鄉村已在1973年後數年間先後被列入該名冊內。目前全港獲核准的認可鄉村共642條。

事實上，個別鄉村是否被納入為執行地租優惠而設的《原有鄉村名冊》，只視乎地政總署署長可否根據《地租條例》藉審查集體契約的附表而令他信納某鄉村在1898年已在香港存在，這與個別鄉村能否被列入《認可鄉村名冊》所須符合的條件，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在考慮及審核每宗申請個案時，地政總署會參考集體契約內有關的資料、在1899年至1904年間制訂的丈量約份地圖、舊有的航攝照片及分區地政處的檔案紀錄，亦會進行實地視察，以了解有關鄉村及村民聚居的情況。由於每宗個案有其獨特性，地政總署處理申請所需時間會視乎個案本身涉及事項的性質和複雜程度而有所差異。就地政總署近年處理的個案而言，處理申請所需時間一般約為16至36個月不等。

至於質詢所引述的荃灣下花山村，地政總署於1996年接獲該鄉村的申請，要求將其列入《認可鄉村名冊》內。然而，由於該鄉村亦未能完全符合上文第一部分所述的5個基本條件，故地政總署未能將該鄉村列入《認可鄉村名冊》內。三在審核每宗申請時，地政總署首要參考上文第一部分所述的資料及進行實地視察，以了解有關鄉村及村民聚居的情況。

主席，下花山村村民跟我說他們的最新情況，政府計劃將該村納入綠化地帶。

我要求當日負責的部門提供巡查紀錄，包括巡查日期、時間、所到過的山頭，以及照片證明。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及的其中一個基本條件是，必須"自1945年以來連續有原居村民在該鄉村聚居"。1945年是日本在二戰投降和香港重光的一年，因為戰爭緣故，很多村民流離失所，甚至家破人亡，需要一段時間後才能重歸舊地，回到鄉村居住。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實在不宜以這項規例處理如下花山村的個案。政府可否考慮以特事特辦的方式處理該問題？
主席，多謝劉業強議員提出補充質詢。主席，就荃灣下花山村的申請，根據地政總署的紀錄，第一個原因是，政府從未在新界小型屋宇政策實施前，以優惠條件批出在該處興建鄉村屋宇。這是它不獲接納列入《認可鄉村名冊》的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地政總署當時曾展開調查，包括進行實地視察，認為該村早已荒廢，沒有居民在該處居住。同時，有關申請所提交的資料文件，亦未能證明有關村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持續以該村作為居住地方。主席，在此我要指出，在處理這些申請時，必須一視同仁，請恕我們不能輕易以特事特辦的形式來處理任何一宗個案。尤其必須指出的是，正如我上月到來回答議員質詢時已提及，小型屋宇政策正面對司法覆核程序，因此，我們更不能輕率行事，偏離一貫做法。

村民提交了二戰前集體官批的資料、所有年度的航拍照片、政府於1963年派當區專員探訪該村的紀錄，以及1960年該村的人口普查名冊，而理民府更在1970年批出下花山神龕公告。前荃灣理民府兼市鎮專員許舒先生，亦擔任專家證人，證明居民一直以來都是在該處居住。

主席，多謝陳恒鑌議員提出質詢。

但是，我相信地政總署並非簡單地單憑這點便否決讓該村加入《認可鄉村名冊》。正如我剛才所說，根據地政總署向我提供的資料，除在上次審查時認為該村早已荒廢外，在小型屋宇政策實施前，政府從未在該處以優惠條件批出過鄉村屋宇。這是5項條件中的一項基本條件。

主席，根據政府主體答覆的第v項，條件之一是"必須仍有跡象顯示，自1945年以來連續有原居村民在該鄉村聚居"。我想問有沒有出現過一些情況，例如現有原居村因有村民離散或離開而被除名的情況？

主席，多謝尹兆堅議員提問。我想問一問，看看我有沒有聽錯，主席。

就這些情況，現有機制會否處理呢？

主席，目前而言，不曾有鄉村因為剛才尹議員所提及的原因而被除名。
主席，剛才局長在答覆時表示，不希望特事特辦，但陳恒鑌議員並不是要求局長特事特辦，只是問如何證明這條村一直有人聚居？

前面有一疊航拍照片，自1920年代、1950年代、1970至1990年代，全部均顯示那裏是有人聚居的，但政府卻要求他們提供公用事業的單據，我們剛才已經說明，村落因為當時並無水電供應而無法提供，至於曾否獲提供優惠政策方面，村民有自己的土地可以建屋。

主席，正如我剛才的答覆所指出，如果一條村落當年並無水電供應，自然沒有這些證據，也不能強人所難，要求對方提交這些證據。我亦要指出，這並不是唯一一個否決一條村被列入《認可鄉村名冊》的原因。如何證明一條村落連續有人居住呢？剛才兩位議員曾提述不同文件，他們可以聯絡地政總署，我也可以請地政總署的同事根據村民和各位剛才提述的證明文件而審視申請，這是可以的。甚至如果他們能夠提供一些新的資料，地政總署也會考慮，這是第一點。

主席，我認為何俊賢議員沒有聽清楚我的答覆。我剛才已經說明，沒有這些公用設施，自然沒有單據，地政總署考慮村落是否有人居住時，會一併考慮其他的證明文件，也會重新審視，如果大家有新的資料，也可以提供。
主席，香港的司法制度十分尊重口頭證供，特別是如果有人願意經宣誓下作供，由於涉及刑事後果，所以更為着重。就這方面，當局能否檢視現時所謂的5個基本條件，以及曾否作出修訂？如果沒有，會否修訂？

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我們會參考這些資料，至於經宣誓所提交的資料可否作為補充證據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它列作參考的補充證據，但如果單憑口頭宣誓作為一項證據以作出決定性的決定，我相信會有一定難度。可以這樣說，不排除這項證據會被接納，但如有其他條件能配合這項證據，我相信地政總署會作出適當考慮。

勞工處於2013年發出《預防被貨車尾板夾傷的危害安全指引》，供貨運業參考。然而，有業內人士指出，過去6年發生多宗涉及貨車尾板操作的工業意外，造成4名工人死亡及多人受傷。他們因此認為政府單靠不具法律效力的《指引》，難以真正保障貨車尾板操作人員的職業安全。

主席，就潘兆平議員的質詢，我答覆如下：一勞工處一直十分關注貨車尾板操作的職業安全。除了恆常巡查執法之外，勞工處亦會針對物流及相關作業進行特別執法行動，行動範圍包括貨車尾板的安全運作。

除此之外，勞工處亦有就不安全的尾板操作發出警告及敦促改善通知書，並跟進相關持責者盡快作出改善，但勞工處並沒有分類備存有關數字。二勞工處去年曾就裝有尾板的貨車是否符合《預防被貨車尾板夾傷的危害安全指引》的要求進行調查，涉及超過1,000部貨車，結果顯示只有約5%的貨車已裝置《指引》內要求的雙手控制裝置，情況並不理想。事實上，勞工處於2015年發出經修訂的《指引》後，一直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有關商會、工會及個別立法會議員向勞工處反映由於香港裝有尾板的貨車數目不少，希望勞工處能夠給予足夠時間，讓業界能有序地安裝這些裝置，並在執法時考慮有關情況。勞工處現正考慮有關意見，並會繼續與業界進行商討，期望盡快與業界達成共識。但我想強調，勞工處殷切期望業界能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安裝有關裝置，以保障工人安全，而在完成安裝有關安全裝置前，業界必須嚴格訂立及實施在《指引》中提及的安全工作制度，包括張貼警告告示於貨車顯眼位置，以及避免任何人走近尾板與車尾之間的閉合夾口等措施，以保障操作者及其他人士的安全。至於政府所採購的車輛，目前有21輛新採購貨車的尾板正按最新的《指引》裝配，而政府亦會陸續安排現有約280部車輛進行所需裝配工程，以符合《指引》的安全要求。三過往多宗貨車尾板致命意外均與尾板欠缺安全裝置有關，這說明貨車尾板操作的潛在危險不能單靠個人的警覺性及戒備行為便能完全消除，裝設《指引》內要求的安全裝置，可避免人為疏忽而導致的意外。為了讓業界更有效掌握裝設相關安全裝置的技術，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有為業界就貨車尾板安全裝置提供技術及工程指導及顧問服務等支援。同時，勞工處認同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識同樣重要，為此勞工處一直與有關工會及商會保持緊密溝通，將尾板安全信息傳達至前線工人。勞工處自2013年起已多次為業界舉辦有關貨車尾板的安全講座，廣邀業界人士包括商會、工會及安裝尾板的供應商或承辦商等出席。勞工處亦就過去的致命意外發出了"職安警示"，提醒業界一定要採取相應的安全措施，以避免同類意外發生。此外，勞工處聯同職業安全健康局在2016年製作了宣傳安全操作尾板的宣傳短片，除將其上載到勞工處及職安局的網頁外，亦透過公共平台，包括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設有廣播設施的多個政府部門單位廣播。勞工處亦印製了有關安全海報及單張，並已透過工會及商會派發給業界人士。勞工處現階段未有計劃強制貨車尾板操作人員必須參加使用貨車尾板安全訓練課程。勞工處會繼續採取一系列宣傳、推廣及教育措施，提高貨車尾板操作人員的安全意識。
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指出，勞工處去年曾進行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1000部貨車之中，只有5%安裝了《指引》內要求的裝置，情況並不理想，而政府本身的280部車輛之中，亦只有21輛安裝了安全裝置。局長在第三部分的答覆中清楚指出，過往多宗貨車尾板導致的意外均與尾板欠缺安全裝置有關，這說明貨車尾板操作的潛在危害不能單靠個人的警覺性及戒備行為便能完全消除，裝設《指引》內要求的安全裝置，可避免人為疏忽而導致的意外。英國對貨車尾板裝置及操作是有法例規管的，我想問政府會否考慮立法，要求新註冊的貨車必須設有尾板安全裝置，並資助現有的貨車把不符合標準的尾板更換呢？

這些標準全都符合國際標準，完全顧及到業界的實際情況。

我們亦明白業界需要時間，所以我們現在會兩方面一起去做，一方面我們會加強宣傳、教育和推廣，與業界保持溝通；另一方面我們會展開具體可行的工作，例如我們要求貨車在未安裝車尾安全裝置之前，最低限度要張貼足夠的警告告示，並要在操作期間特別留意，不要讓人們走近貨車尾板。

主席，我首先想指出，《指引》其實是有法律效力的，並非如潘兆平議員所理解，純粹是一個指引。政府的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勞工處在2015年發出經修訂的《指引》後，一直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而局長剛才亦提及很多諮詢工作。

主體答覆其實已經告訴大家，事前的諮詢並不完善，在欠缺一個妥善的實行計劃之前，便倉卒修訂《指引》，導致現時已經安裝尾板的車主誤墮法網。為了避免日後再次發生同樣情況，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修訂相關法例，使日後不用透過修訂《指引》的形式來更新法例要求，而是改為以附屬法例的形式來進行，好像潘兆平議員剛才所提出，令所有相關人士可以在及早獲知會的情況下，以及與局方訂出妥善的執行方案之後，法例才正式生效呢？

所以，每條人命也很重要，我們要實事求是，我們知悉業界的憂慮，例如有業界人士對裝置的認識不足，或憂慮市場有否那麼多設備，我們會提供資料，亦邀請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幫忙在這方面做工夫，所以，大家無須太憂慮。

但是，我明白業界的困難，所以大家要一起攜手解決問題。
有關貨車尾板的《指引》，勞工處在2015年10月作出更新時，並沒有考慮到業界和前線司機的難處，這是現時只有很少貨車已裝設合規格尾板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從剛才局長提供的數字亦可以看到。此外，很多從業員都不知道新安裝的尾板是否符合規定，有說法指，安裝費用最少需要數萬元，不是很多自僱司機可以負擔，對業界亦做成相當大困難。我想問政府有否提供相關協助和清晰指引，例如現金資助、鼓勵生產商提供合規格的尾板或提供合格的生產商名單？檢驗貨車尾板是否合格的問題，究竟應該由勞工處、機電工程署，還是運輸署負責呢？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給予業界足夠時間，以及在技術上作出支援，提供相關資訊，以達致《指引》的要求。

大家需要一起加強溝通、了解和操作，特別是在支援方面，我們邀請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提供技術支援及其他協助等，希望能夠在這方面協助業界達標。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有關商會、工會及個別立法會議員向勞工處反映由於香港裝有尾板的貨車數目不少，希望勞工處能夠給予足夠時間，讓業界能有序地安裝這些裝置。

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主席，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建造工程於2010年展開，並預料會於2018年第三季通車。政府計劃在高鐵西九龍總站，以"一地兩檢"安排為高鐵乘客進行邊境檢查。由於有關安排涉及複雜的法律和憲制事宜，政府多年來一直與內地相關部門進行商討。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於上月10日表示，有關商討已進入尾聲。

因此，高鐵不單對香港的對外交通運輸具有重大的策略意義及作用，也能提升香港的整體競爭力，鞏固香港作為區域樞紐的地位。政府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正全速推進高鐵工程，有關進展我們每季度均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交代。現已完成整體超過八成半的工程，目前比較關鍵的工程合約包括西九龍總站北的建造工程，以及西九龍總站及隧道內進行的機電系統工程。預計將會於今年第二季開始分階段進行調試和試運行的工作。同時，我們也為高鐵日後的營運做準備工作，目標是如期於明年第三季通車。

因此，在2010年年初高鐵項目立項時，政府表示會以"一地兩檢"為目標，並積極研究如何在西九龍總站實施。在這安排下，由香港乘坐高鐵往內地的乘客，可於西九龍總站登車前，先後完成香港與內地的出入境等手續，便可直接前往全國高鐵網絡沿線的所有城市，不用再檢；另一方面，在內地高鐵網絡任何一個城市登上前往香港的高鐵列車的乘客，可在直達香港後才於西九龍總站辦理兩地出入境等手續。南北行的旅客均可於西九龍總站同時辦理兩地出入境及清關等手續，登車後無須再上落車進行邊檢，能充分體現高鐵方便省時的效益，是香港高鐵最大優勢所在。兩個司法管轄區之間實施"一地兩檢"，在其他地方早有先例，如英、法兩國及美、加兩國之間的安排。在香港境內落實與內地之間"一地兩檢"安排的最關鍵問題，是如何在符合《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容許內地檢查人員在西九龍總站執行內地的出入境、清關及檢疫等相關法規。就此，律政司、運輸及房屋局、保安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一直與內地相關部委進行商討。雙方均認同應以在高鐵明年第三季通車時，於西九龍總站落實符合《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一地兩檢"安排為目標。由於當中涉及很多複雜的憲制、法律和運作上的問題，所以數年來雙方就相關問題的處理作出了反覆商討和深入研究。我們明白，目前時間迫切，當雙方就高鐵的上述安排達成共識後，我們會盡快向立法會和社會大眾匯報，讓社會各界有機會表達意見，並讓我們回應有關疑問。然後，按着高鐵通車的目標時間，推展相關的本地立法工作，希望屆時得到立法會的支持。正如我剛才所述，"一地兩檢"對體現高鐵的最大效益至為關鍵，因此特區政府的首要而明確的目標，是爭取於高鐵通車時實施"一地兩檢"。主席，雖然"一地兩檢"是一個複雜的議題，但並非沒有先例可循。無論遠至外國或近於深圳灣管制站，都有實行"一地兩檢"的經驗，所以我們有信心透過參考這些例子，以及與內地相關部委的積極研究商討，能在符合《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原則下於西九龍總站落實"一地兩檢"。政府了解香港社會上對"一地兩檢"安排的關注，尤其高鐵香港段是一項對香港未來的重要投資，所以日後在公布"一地兩檢"方案後，必定有充分機會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期望在開放及理性討論的基礎上，早日在高鐵通車前敲定"一地兩檢"的安排，讓其發揮最大效益，惠澤廣大市民。
局長在作出主體答覆時，花了很多時間講解高鐵，但卻未有觸及我的主體質詢的核心問題。

一俟有確定方案，我們定必盡快向立法會和社會大眾匯報，亦會有時間讓社會各界表達意見。我剛才提到將來會推展本地立法工作。

主席，高鐵的確令人相當頭痛，因為有很多問題尚未解決。現在，局長說目標是在2018年第三季通車。

如果一名內地的列車職員在九龍總站範圍受賄，我想問局長，應該由ICAC處理，還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處理呢？

"香港勝在有ICAC"。

旅客是在香港的範圍內完成香港的出境及清關手續後才進入內地管制的範圍。

至於具體如何應用法律，我在作出主體答覆時說過當中涉及比較複雜的憲制、法律及運作問題，而我們一直是在符合《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進行商討。

主席，憲制問題是複雜的。由2010年到2017年，7年已過但仍未能解決。

我之前不斷問局長會否提出"兩地兩檢"方案讓我們"袋住先"，但局長斷言不會考慮。

局長，我是基督徒。

高鐵將於2018年第三季通車。

當我們有條件公布時，方案的內容一定是比較全面的。

"一地兩檢"並非新事物。

我剛才列舉的任何一種模式都符合《基本法》。

香港和內地都有先例，那便是深圳灣管制站。

不過，我們一定會以明年第三季通車作為目標，抓緊工作。

我認為局長未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

如果議員不滿意，可以循其他途徑跟進。

主席，近年發生多宗私營安老院舍和殘疾人士院舍的人員虐待院友事件，情況令人關注。有院友家屬向本人反映，當局應修訂《安老院條例》和《殘疾人士院舍條例》，以改善院舍服務質素，包括提高護理人手的最低法定水平，從而防止虐待院友事件再次發生。

按投訴事項劃分，上述所接獲的投訴主要涉及護理服務、管理、膳食及環境設施，以及人手安排等。

主席，我的主體質詢重點是如何改善院舍護理人手的質素，局長的主體答覆也承認有四五成投訴是有關人手和護理質素，卻沒有回答如何改善。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是有關私人院舍和資助院舍的計劃，我的質詢是，局長應知道香港的安老院約五成是由私人開辦的，如果它們不參加政府的買位計劃，政府如何規管它們呢？

簡單和綜合地說，我們一定會向前看，希望在未來日子能大幅度改善這些院舍的質素。所透過的方法，是首先修例和檢討人手比例，這是與守則和條例有關的。首先，我們已承諾及正密鑼緊鼓地進行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在2月中完成諮詢後，希望能正式把整套規劃在第二季尾前，即屆尾前完成報告及直至2030年的藍圖，我承諾之後便會即時起動檢討法例的工作，我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也曾提及這點。

大家可看到，服務質素小組其實是持非常開放的態度的，地區人士、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均可在不作預先通知的情況下，好像太平紳士探訪監獄般，到那些院舍巡查和探訪，如看到任何問題便可向我們反映。

當然，我們並非只靠檢控和規管，也會在支援和技術方面進行培訓，以及加強員工的培訓等。我們邀請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協助，令前線管理人員能做好每一項管理工作，我們會進行全套工作。所以，李議員，我非常感謝你給我這個機會，今天重申我們是高度關注私院、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所有長者和院友的福祉。

主席，其實這項議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手問題。

我知道貴黨很擔心人手的問題，亦曾多次向我們反映，多謝你。在人手方面，其實有兩項挑戰，第一，前線護理員工確實有高齡化的情況，新加入行業的人數不多。我們現在是兩條腿走路，第一條腿是一定要鼓勵新來港人士、婦女或中年婦女，加入這個行業當前線護理人員，這是在本地提供就業機會，亦都是我們應該做的，因為我們不能夠在沒有努力過之下輸入外勞。

有一半外勞在這些私營院舍及護理院舍工作，他們大多是簽訂兩年合約的。答案是有輸入外勞，但我們不能夠只是永遠依靠外勞，一定要開闢多些本地人就業機會。我們其中有一個做法，正在進行的試點初步有成效，我不敢說它長遠結果是怎樣，但初步我們是感到鼓舞的，就是吸引青年人入行。我們在兩三年前開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們發覺是做得到的，但當然我們要有耐性，看看計劃是否真的可以持續。

要吸引他們加入，一定要有誘因：我們說是有前景的。

第一，這是一份工作，每周工作44小時，月薪10,000元，每周亦有兩天下午要到大學或專上學院上課，修讀兩年制的社區健康文憑課程。兩年後，他們可以有正式的晉升機會。在修讀一年後，他們如獲得證書，可以晉升為保健員，加薪千多元。換言之，一年後，如果留在院舍工作而獲得證書，已經可加薪千多元至月薪萬一、萬二元，享有合理的工時，亦有良好的前景。如果再進修，畢業後，將來可以成為登記護士，甚至可以繼續進修，協助院舍發展。我們提供1,000個名額，現時是第二年，在400多名參與的青年當中，300名已經正式在業內工作。

所以，我們現時真的要打破迷思，以新的思維，在人手方面以"僱員為本"及以"家庭為本"為出發點。無論是在青年人、婦女或新來港人士方面，希望多管齊下，處理人手問題。
主席，其實我也是跟進人手不足的問題。局長剛才也提過，要吸引婦女或本地青年加入安老行業，我們才能真正增加人手。很多院舍反映，它們不是不想增加人手比例，而是難於請人。但是，過往局方提供的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我們看到青年人即使在修讀課程後，很少人真正留在這個行業。他們可能以有關證書作為踏腳石，然後再修讀其他關於護理的證書課程，很少人留下做保健員或護理員。我想知道，局方究竟是否有一些跟進的方向或計劃，令本地人手能夠留在這個行業或吸引新人手加入這個行業，否則問題便無法解決？
多謝劉議員提問。

真正離開業界的人士，我想大約有兩成多，不是劉議員想象中那麼多。

局方曾經承諾會增加院舍的透明度，局長剛才在回答時亦說過，其中包括將違規而被警告的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的紀錄公開，以增加阻嚇作用。不過，當時他說這項建議要徵詢法律意見，再作具體落實的安排。此外，局長曾經承諾，會建立有關長期護理服務網頁，一站式提供安老服務的資料，包括服務表現。當時他亦說會在2017年2月前推出，現在已是1月11日，我想問進展如何？

多謝陳議員，他的記性相當好。我們沒有忘記這些承諾，其實正在處理中。大家都知道，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邵家臻議員也知道，我們是很認真的，我們每個月討論的主打項目，就是院舍，此項目差不多是"主菜"，我們都很關心，所以我們不會"走數"。

我們希望透過加強透明度、加強監管，加上立法會的關注，可以改變整個文化。我有信心可以向好的方面改變，只要有時間，我們一定可以改變文化。
主席，局長在答覆中表示，會因應院舍違規事項的性質及嚴重程度，向院舍發出勸諭、警告或作出書面糾正指示，希望加以改善；局長亦表示會根據現時的《安老院條例》和《殘疾人士院舍條例》來進行有關工作。但是，主席，我認為有關條例已經非常過時，特別是有關標準根本不合時宜，如果根據有關準則來勸諭或警告院舍，我認為根本無效。

我想問局長，預算未來花多少時間進行所謂的查核工作，作為新法例的基礎？

大家也知道，我們沒有姑息任何一名持牌人，也沒有因為搬遷院舍十分困難而投鼠忌器。

議員剛才問我們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事實上，我們在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已多次討論，並承諾我們會在年中展開工作。

兩項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第一項議案：延展於2016年12月14日提交本會省覽，兩項有關《商船條例》的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我現在請易志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本人動議通過以本人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小組委員會已在2017年1月5日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政府當局提交的進一步資料，本人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請議員支持將該兩項修訂規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2月8日。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易志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易志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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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第二項議案：延展於2016年12月14日提交本會省覽，兩項有關《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的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我現在請盧偉國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能夠在作出修訂該兩項附屬法例的預告期限前，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審議工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兩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2月8日。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盧偉國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盧偉國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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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修訂令》的目的，是指定大小磨刀海岸公園，以彌補港珠澳香港口岸工程項目的填海及海事工程對中華白海豚棲息地所造成的損失。小組委員會曾舉行1次會議，與政府商議《修訂令》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曾詢問當局有關海岸公園的海洋保育措施，尤其是如何避免船隻與中華白海豚在大小磨刀海岸公園或其附近水域碰撞。

按照該《規例》的規定，大小磨刀海岸公園內的捕魚活動將會受到管制。漁農自然護理署只會向真正的漁民或通常居於該海岸公園附近的人士，發出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此外，在海岸公園水域內的船隻不得以超越10節的速度航行。海岸公園的界線與高速船航道之間亦會保留一段緩衝水域，以避免船隻與中華白海豚碰撞。就海岸公園內實施海洋保育措施方面，當局表示，一如為其他海岸公園作出的安排，漁護署會為大小磨刀海岸公園實施海洋生態改善措施，包括敷設人工魚礁及投放魚苗，以期恢復並改善該處的漁業資源。鑒於鄰近大小磨刀海岸公園的東涌東將進行填海工程，小組委員會關注有關工程可能對海岸公園環境造成污染。當局回應表示，在大小磨刀海岸公園附近進行的指定工程項目，須按照環評程序及環境許可證的建議，實施緩解措施，例如採用免挖方式進行填海工程，以及控制工程船隻的數目、船速及航道等。小組委員會曾詢問當局如何加強執法，以打擊海岸公園及其他香港水域內的非法捕魚活動。當局表示，海岸公園巡邏隊會定期與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進行聯合執法行動。漁護署會繼續與水警緊密溝通，並會因應情況調整聯合行動的安排，以加強執法成效。此外，政府亦會購置一艘巡邏船及增加一組巡邏隊伍，以加強在大小磨刀海岸公園水域的執法及監管力度。就打擊全港水域非法捕魚的問題，漁護署與水警保持緊密聯繫，除了互相通報有關非法捕魚活動的資料及情報外，水警亦為漁護署執法人員提供支援，例如協助截停非法運作中的拖網漁船、扣留涉嫌非法捕魚的船隻及人員等。粵港雙方的執法部門亦會定期採取聯合執法行動，打擊跨境的非法捕魚活動。有委員關注設立更多的海岸公園將會進一步減少漁民的作業範圍。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的數目持續減少，正正反映獲准在海岸公園作業的漁民數目已不斷下降。委員亦批評漁護署在審批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的繼承或轉讓的申請時過於嚴格。小組委員會觀察到，漁業界認為現時當局施加的"雙控政策"，即《漁業保護條例》下的證明書制度，以及《規例》下的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制度，對業界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巨大壓力。小組委員會曾探討，當局會否考慮取消適用於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的船籍港制度，或放寬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的繼承及轉讓限制。政府表示，為回應漁業界對大小磨刀海岸公園內捕魚作業的關注，當局已縮減該海岸公園內禁止捕魚活動區域的面積，並且已適度放寬捕魚許可證的繼承和轉讓規定，容許持證人的直系親屬申請繼承捕魚許可證，以及容許持證人將許可證轉讓予在同一海岸公園的其他捕魚許可證持有人的授權人。另一方面，當局已啟動海岸公園漁業管理的檢討工作，並會在不違反設立海岸公園的保育目的前提下，考慮優化有關措施。小組委員會及政府均沒有就《修訂令》提出任何修訂建議。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修訂令》的意見。我樂於看到政府在多方面保護香港的海洋生態系統，但事實上，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數字，現有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的面積只佔香港水域總面積不足2%。

代理主席，今次的察悉議案其實是我建議提出的。

有人建議，我可在政府的《修訂令》獲得通過之前，先提交察悉議案，指出業界的關注。我覺得這不失為一個方法。所以，我今天想向黃錦星局長、政府官員或公務員表達關注。

政府在1997年發出了860個海岸公園的捕撈牌照，但到2016年卻只剩下349個，即在20年裏牌照減少了超過一半。就是由於法例根本不能保障漁業的發展。

一隻舢舨小艇能夠養活多少人呢？兩個、三個，最多是四個，是很正常的。

這是當時延續祖業的困難。

有些人能夠成功申請，但需經過長年的爭取；而有些至今仍未能夠完成申請，他們只好說：算了，我轉行吧。這就是令到整個制度收縮、牌照數量急劇減少的其中一個原因。我先談談第二個大題目。

但當中並沒有想到漁民對於《海岸公園條例》不滿，而作出適度的調整。

我問很多市民，他們對開設新的海岸公園有甚麼看法？

政府在這方面是否做得不夠好呢？

有些海岸、海洋專家，包括有真有假的海豚專家——有些專家我不認同，有些則是業界不認同的——說海豚很多時候都是遭到高速船隻撞擊而死。

但是，政府在2012年頒布新條例，《漁業保護條例》，推出了剛才提到的"雙控"：控制香港整體漁船數目及其船機馬力。

我亦是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的成員，我跟委員會中的專家或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技術官員爭辯不斷。

當我們沒有這份報告時，又如何跟環保人士爭辯呢？環保人士只會不斷說要保護。如果我們的海洋資源逐步提升，即是現時的環保政策有效，只是政府沒有提及，這樣便不需要高舉《海岸公園條例》，在香港不斷規劃海岸公園。所以，在整個制度中，我非常希望特區政府聆聽我們的訴求，告訴漁業界人士，政府除了5億元的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外，其實在政策方面都能夠幫助業界。

如何展現特區政府的誠意？

我過去4年不斷問政府，可否提供正式的海岸地圖，告訴香港市民究竟在這20年以來，真正能夠讓漁民捕魚的水域面積有多大，但政府不斷迴避。

但我說的是20年後，到時牌照一直減少，假設我將牌照賣給黃定光議員，他未必能夠進入海岸公園範圍——我不知道，因我沒有牌照。

全香港4,000多艘漁船和小艇，現時便在那個洞中釣魚。這樣對漁業發展是否有幫助呢？我今天提出這種憂慮，指出業界對政府政策的不滿，15分鐘是不足夠的。我還有很多負面意見，希望政府能夠多聆聽，真正聆聽我們的意見，看看如何能夠提出有效措施，改善《海岸公園條例》。我知道政府除了這次在港珠澳大橋附近設立海岸公園外，未來還可能有數個。今天我要告訴政府，我讓你通過這個立法建議，但如果政府未有誠意和具體措施拿出來，將來業界是不會支持政府設立任何海岸公園的。我在這裏對我所屬政黨的兄弟和其他議員說，我是不會支持的。如果政府未來沒有任何具體措施改善《海岸公園條例》或當中的漁業管理措施，我會反對設立任何海岸公園。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議員已發言完畢。我現在請環境局局長發言。在局長發言後，辯論即告結束。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梁耀忠議員就"爭取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提出今天這項議案。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自2008年8月31日起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生效。香港康復政策的發展方向，一直是以協助殘疾人士發展能力，實現無障礙環境為目標，讓殘疾人士在社交生活和個人成長方面，均能達致全面參與和享有平等機會，這與《公約》的精神是一致的。推廣及落實《公約》是持續的措施，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和推行計劃，特別是對殘疾人士有重大影響的政策和措施時，需要充分考慮《公約》的規定。政府會適當地諮詢殘疾人士和持份者，以確保政策和措施能充分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14年12月出版的《第62號專題報告書》的資料顯示，香港有155,200名聽覺有困難的人士，當中有3,900名，即大約2.5%表示懂得使用手語。另外，香港有49,300名言語能力有困難的人士，當中有3,400名，即6.9%表示懂得使用手語。

毛議員，你是否有規程問題？

相關資料顯示，香港有155,200名聽覺有困難的人士，當中有3,900名，即大約2.5%表示懂得使用手語。

就推廣手語的工作而言，勞工及福利局轄下的康復諮詢委員會成立了工作小組，就如何推廣手語向政府提供意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康復諮詢委員會委員、聽障人士、手語翻譯員、康復界非政府機構代表及教育界代表，而相關的政府政策局及部門代表亦會按需要出席會議。工作小組留意到，本地手語尚未演化出一套通用的語言，聾人社群間就同一事物的手語表達方式不盡相同。工作小組認為現階段應以推廣基礎手語——我強調是基礎手語——為首要工作，使易於學習的手語及常用的時事詞彙普及化。就此，工作小組建議循3個方向推廣手語在香港的發展，包括推廣手語在生活上的應用、透過鼓勵大眾學習手語以推廣共融的信息，以及研究如何鼓勵聽障學生學習手語。工作小組認為有需要在法律、醫療、福利及娛樂等生活範疇加強手語翻譯服務，亦特別鼓勵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和公共服務機構的前線員工學習手語，方便與聽障服務使用者好好溝通。待稍後聽取議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我會就政府在推廣手語方面的工作作詳盡的回應。接下來，我想邀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就規定電視新聞報道需要手語翻譯的環節作出回應。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梁耀忠議員今天就"爭取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提出議案。勞工及福利局及我們在2016年11月9日已回答了相關口頭質詢。剛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亦已向大家解釋了手語的整體政策及最近情況。我希望藉此機會，向大家匯報有關有聽障人士團體要求電視新聞報道加入手語傳譯服務的原由，以及隨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及相關機構在處理牌照申請時作出配合的工作。通訊事務管理局於2014年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及亞洲電視有限公司的免費電視牌照續期申請，按既定程序進行公眾諮詢。其間，收到有聽障人士團體提出要求，希望免費電視台能夠在其新聞節目中提供手語傳譯服務。為了回應聽障人士團體提出的要求，無綫的免費電視牌照中已加入有關提供手語傳譯服務的賦權條文。相關條文的生效日期，會視乎通訊局進行的檢討而確定。同時，通訊局經考慮無綫的申述，為審慎起見，認為應先進行檢討，以研究有何措施，可解決在新聞節目提供手語服務，對實行及恪守《電視節目守則》規定構成的問題。經徵詢勞工及福利局的意見後，通訊局邀請了聽障人士團體代表、手語專家，以及勞工及福利局的代表加入專責小組，共同研究相關議題。通訊局的目標，是於今年11月底前完成相關研究工作。總的來說，現時在無綫的免費電視牌照中加入提供手語傳譯服務的賦權條文，是當局回應在2014年就無綫牌照續期申請進行公眾諮詢時，不同聽障人士團體對於在免費電視新聞報道提供手語傳譯服務的訴求。代理主席，我的發言暫時到此。我會在聽取各位議員發言後，再作補充。

代理主席，說到手語，我不得不在這裏先向立法會各位手語傳譯員說一聲不好意思。

不過，我真的很感謝手語傳譯員的努力，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話，聽障朋友就可能少一個途徑，可以即時或更加準確地了解立法會發生的一切事情。一般人可能認為連立法會也提供手語即時傳譯服務，香港的手語發展應該相當理想。但是，事實上，香港手語已經是國際公認的瀕危語言。根據2000年在德國舉行的瀕危語言學會議的決定，現有的語言可以分為7個級別，而香港手語應該最少可以被歸類為第四級別的瀕臨危險的語言。根據定義，瀕臨危險的語言是指那些使用者大多數是20歲以上人士，而群體內的兒童都不會再學習的語言，香港的手語肯定正朝着這個危機發展。根據最新的人口統計數據，香港人口當中有155,000人出現不同程度的聽覺困難，但懂得使用手語的只有大約3,900人，而香港也只有一所聽障兒童特殊學校，有限度地教導手語。香港絕大部分的聽障學生在融合教育的政策下，都在主流學校與健聽學生一同學習，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學習手語。長此下去，香港的手語只會逐漸消失。香港和國際社會過去多年一直忽略手語，其實都是基於國際聾人教育會議在1880年通過的一項決議，該決議認為聽障學童應該接受純口語教育和發聲訓練，令他們能夠融入主流社會。結果，各國因此而忽略手語教育，令手語成為次等語言。直到130年後的2010年，國際聾人教育會議正式向所有聽障人士道歉，承認當年作出的決定是錯誤的。到此，手語的地位才正式得到平反。

因此，他們必須使用手語作為其中一種輔助溝通工具。一位成年後才學懂手語的聽障人士曾經坦言，雖然他在求學階段可以聽到聲音，但在學習過程中根本不太明白老師在說甚麼，默書亦經常不及格。由此可見，缺乏手語教育在某程度上，肯定會影響聽障人士獲得參與社會的平等機會。代理主席，我相信加強手語配套，復興手語是議會的共識。但是，在實際操作的層面，我們應該提供大量資源進行適當的配套。現時合資格的手語傳譯員只有50人，與超過15萬的聽障人士相比，其實完全不成比例，政府當局首要的工作肯定是投放資源加強手語傳譯員的培訓。另一方面，由於懂手語的聽障人士比例偏低，政府也應該讓所有希望學習手語的聽障學童接受手語訓練，正如現時所有失明學生都享有學習點字的機會一樣。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明文規定，殘疾人在言語、文化和教育方面享有平等權利，這公約早在2008年在香港實施，因此政府推動手語肯定是責無旁貸的。另一方面，多個國際性非政府機構在1996年通過了《世界語言權利宣言》，肯定了每個人都有學習屬於自己的語言的權利，政府也應該尊重任何語言群體學習其群體本身語言的權利。香港作為國際級的社會，絕對不能夠在推動手語和聽障人士的平等機會方面落後於人。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青山醫院院長說立即處理，當天他們召開了個案會議，發覺這個人根本沒有精神病後，當晚便讓他離院。

如果有需要，它可以請該機構提供手語翻譯。

但是，問題是如何向前線人員、提供公共服務的人員，甚至醫生或精神科醫生推廣這種服務，避免他們對這方面的敏感度不足？

何解剛才局長引述的數字，在有關155,000多名聽障人士中，只有不足4,000人懂手語？我們根本從不注重手語，甚至禁制手語，我們的教育多年來都認為打手語是不好的。因為這樣會阻礙聾人融入主流社會。這是很舊的想法，是要求殘障人士來符合主流社會的要求。

今天梁耀忠議員便是要當局承認手語。何謂官方語言呢？就是承認，而非法定語言。法定語言是所有政府文件必須採用的語言，具有法律效力，但官方的意思，只是在官方溝通方面，在適當的情況下，應該提供手語的服務。正如《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二十一條所指，作為締約國或締約地區，我們有責任推動手語的使用。但是，今天我們連電視台都沒有提供手語翻譯，在推行的階段還是慢慢來，這些根本是"放水"，全不注重。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代表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發言，反對由梁耀忠議員提出的"爭取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議案。在開始前，讓我們先回顧歷史。在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確認所有人天生擁有不可剝削的權利。到了200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殘疾人權利公約》，進一步保護殘疾人士平等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隨着中國於2008年加入《公約》成為締約國，《公約》同時適用於香港。

經民聯認同聽障人士擁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我們十分支持在社會上推廣手語文化。所以，我們贊成原議案中提出的一些措施，包括"加強在中、小學推廣手語"，以及"為所有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員工提供手語培訓"。至於"規定電視新聞報導須加入手語傳譯"，經民聯知悉，通訊事務管理局正就這議題進行研究，預計在今年11月完成。只要解決資源和技術性等問題，我們同意盡快進行。不過，經民聯對於原議案中落實手語為官方語言的建議則有所保留。在現階段，在香港將手語定為官方語言，最低限度存在三大問題。第一，手語在香港並不普及；第二，手語的表達方式並不統一；及第三，涉及修改法例。讓我先談談第一點。政府統計處《第62號專題報告書》顯示，於2013年，在155,000名聽障人士中，只有3,900人懂得使用手語，佔聽障人士的2.5%。另一方面，2016年的最新一份《香港手語翻譯員名單》中，全港只有54名手語翻譯員，相比155,000人，手語的翻譯員與聽障人士比例高達1：3,000。如果政府現時將手語定為官方語言，即意味所有公共部門的服務必須能夠提供手語作為溝通語言之一。可是，手語翻譯員嚴重缺乏，實際上沒有足夠人手提供服務。第二，手語的表達方式並不統一。一如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方言，不同的社會群組亦同樣有不同的手語表達方法。

在香港，政府近年資助學校和團體建立手語詞彙庫，例如資助路德會啟聾學校開發教學手語新詞彙計劃，以及資助香港中文大學的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研發香港手語瀏覽器。然而，這兩個計劃下的詞彙範疇均有限。換言之，在香港演化出一套通用手語前，現階段將手語定為官方語言，實在是言之過早。最後，將手語定為官方語言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早於1974年，香港通過了《法定語文條例》，訂明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基本法》第九條亦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語言"和"語文"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如果硬性設立所謂法定語言，同時納入既不是說話，亦不是文字的手語，並非可取的做法。經民聯認同聽障人士學習和使用手語的權利，因此贊成透過學校教育、公眾推廣及培訓手語翻譯員，提升手語的普及程度，亦同意政府加大力度整理手語詞彙。在手語普及程度低、手語未能統一，以及涉及法律問題的情況下，我認為現時並不適合將手語定為官方語言。基於上述解釋，經民聯不支持原議案。

張華峰議員剛才說我爭取手語成為法定語文，但我其實只是想手語成為官方語言，兩者是絕對不相同的。

我們不是應該照顧社會上的少數族群嗎？

我們有些老師擅長教授中文，有些擅長教授英文，將來可能有些擅長教授手語。

議案的第二項建議是"加強在中、小學推廣手語"。

我也不大聽得懂年輕人的潮語。我也不大聽得懂年輕人的潮語。

代理主席，很多聽障人士與正常人一樣，都是四肢健全，他們只不過是在聽覺和言語上存有障礙，以致未能與常人直接說話溝通，好像活在無聲世界中。根據政府統計處於2015年出版的《香港的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報告，聽障人士數目自2007年的92,000人，上升至2013年的150,000人，不過，當中屬於完全聽障的大約只有10,000人。即使聽障人士數目不多，但我們絕對不能漠視他們的權益。今天討論的議案，提出規定電視新聞報道加入手語傳譯，這方面民建聯十分認同，因為可以幫助聽障人士在獲取新聞資訊時，除了依賴字幕外，也可以透過手語傳譯來接收信息，多一項輔助工具，相信可以幫助他們更容易理解信息，不至於與外界脫節，便於融入社會。可是，現實情況是，香港合資格的手語傳譯員極為缺乏。香港獲正式註冊資格的手語翻譯員原來只有10多位，雖然坊間也有提供不同的手語翻譯課程，但質素缺乏監管和保證。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手語原來會因為不同種族、族群或居住在不同社區而有所不同。而聽障人士也並非完全依賴打手語來溝通，有些人會按不同程度的聽力而學習口語和唇語等與外界溝通。舉例而言，當一個家庭中有聽障困難的成員，他們很自然便會自行創作一套簡單的家庭手語，或配合身體語言等來互相溝通，除了家人或相熟的親友外，外界是無法明白他們的對話的。因此，我們認為要協助聽障人士融入社會，當務之急是要完善以下3項事情：第一，應該將現行不同類別、不同族群的手語統一和標準化，正如統一中文字一樣。來自廣東和山東的人士，可以使用不同的方言和發音，但書寫的文字卻應該一致。將手語標準化後，社會才能明白手語和動作的意思而不會混淆。第二，加強培訓手語人才的工作。我們建議當局投入更多資源，開設相關的培訓班，增加更多具有資歷的專業手語傳譯員，尤其是一些獲認可資歷的專業人員可以同時具有資格提供法律援助服務，使聽障人士遇到訴訟時，可即時獲得支援。第三，加強宣傳和推廣，讓公眾對手語有普及的認識。香港電台曾經製作一個關於聾人生活的節目，當中的主角曾經這樣形容：手語世界是美麗的，例如形容一幅畫時，它可以描繪有多少棵樹，形狀是怎樣，顏色是怎樣，可以把整幅picture show出來。我認為政府不應將推廣手語僅僅視為幫助聽障人士溝通的措施，反過來，打手語也可以成為說話以外的形象化溝通方式，將說話內容變得更立體。今天香港人已經習慣做"低頭族"，經常利用智能電話書寫文字來與人聊天。記得有一套相關題材的微電影引言是這樣說："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或許不是生與死的距離；也許是你站在我面前，卻聽不見我的聲音"。與聽障人士相比，他們打手語是全神貫注，用眼睛看着對方，察悉對方的表情和感受，似乎聽障人士之間的距離，較正常人之間的距離更為接近。最後，這次討論的議題是提出要落實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正如我剛才提及，現時手語未有統一的標準，專業的手語翻譯人才又極為缺乏，要令手語成為官方語言，在技術和執行上存在困難，因此，我們對議案只能投以棄權票。

代理主席，我記得第一次接觸手語，是在我第二次當實習社工期間。當時我前往殘疾院舍實習半年，院舍的朋友日間會到工場工作，晚上回到院舍睡覺和活動。我當時留意到一位院友經常坐在一旁不說話，但不時友善地展露笑容，不過沒有進一步的話題，後來我得知他是聾啞人士，並有輕度智障。我當時嘗試與他聊天，難度當然甚高，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他不知我在說甚麼，於是便向我手舞足蹈，那是我首次接觸手語，亦令我開始有動機學習如何使用手語來與聾啞人士溝通。他成為我首位手語老師，亦最直接地令我明白，有很多朋友其實很渴望與人溝通，但可惜，可能由於聽障的緣故，他們與別人之間出現一道牆壁，令大家未能與他們溝通，而他們也未必能走進社會，這成為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手語能否成為香港的官方語言？

剛才有建制派的同事也說，讓手語成為官方語言？但只有50多位手語翻譯員，怎可能足以應付15萬名有不同聽障障礙人士的需要呢？當然，幸好有其他同事幫忙糾正，其實並不是這樣的。今天討論的是官方語言，簡單而言，便是要進行推廣，以不同的方式令手語能夠更走進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

根據我們的感受，我們希望在席或電視機前聆聽這項辯論的市民可以想想，其實我們的耳朵能聽、嘴巴能說，實在是一種福氣，是自出生時便有的福氣。

他們會因應本身不同聽障程度來嘗試融入社會，有些朋友很聰明，他們可能透過口語，讀對方的嘴唇，以了解對方在說甚麼，亦同時學習相對有系統的手語來表達自己。但抱歉，在街上，我們有多少時間可以接觸手語呢？

在我認識的聾人朋友中，許多都有自己的夢想，他們明白自己身體的殘障或許會窒礙他們達到夢想的努力，但其實他們在各自無聲的世界中不斷思考如何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以證明自己的才能，思考如何證明憑自己的能力同樣也可以有所作為。

最後，容許我以簡單的手語來感謝當天教導我手語的老師。最重要的是，在電視機前或眾多殘障的朋友，我希望他們知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心情。很簡單的手語，希望手語能成為官方語言。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爭取手語成為香港的官方語言。代理主席，聽力正常的人可能永遠無法了解聽障人士的世界，但香港社會應該讓殘障人士享有平等的機會。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二十一條是有關"表達意見的自由及獲得信息的機會"，該條指出殘疾人士應該擁有這方面的機會及權利，而締約國應該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確保殘疾人能夠行使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包括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公約》第二條所界定的一切交流形式，享有尋求、接受、傳遞信息及思想的自由。

如果他們入讀採用融合教育模式的學校的話，即是說，聾童就讀學校的老師根本不懂得用手語，那麼不知他們怎樣接受教育了，而因為這個緣故，可能會產生新的問題。然而，我們亦聽到一些家長及校長認為不應該只學習手語，亦應該學習口語。

換句話說，聾人不一定是啞巴。

再者，關於語言訓練，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提供資源，盡快識別哪些小朋友出生之後有聽力障礙，及早介入，提供適當的治療及培訓。

我覺得聾人有能力做到雙語，問題是政府的資源是否配合他們的需要，讓他們可以與這個世界接觸、與其他人溝通。如果我們沒有資源配合，就是政府的錯，而不是他們的問題。
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代理主席，我支持今天這項"爭取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的議案。我剛才聽到有同事表示擔心，如果實施這項政策，在資源方面會出現問題。我想在此跟大家解釋香港在過去10多年落實無障礙通道的過程，大家便會明白先訂立法例，加上社會以至政策配合，便有可能讓殘疾人士過獨立生活。我在此先申報，我曾獲委任為屋宇署無阻通道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因此我有相關經驗，亦了解在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有何解決方法。

在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已訂明，人人有資格享有當中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當中有7項公約，其中之一是《殘疾人權利公約》。中國是《公約》的締約國，因此《公約》適用於香港。

《公約》第九條提及要創造一個無障礙的社會，當中訂明殘疾人士應能夠獨立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

代理主席，去年9月18日是第一屆香港手語日。我相信很多同事或政府官員皆不知道原來香港一直以來並沒有手語日。去年9月18日的第一屆香港手語日是由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舉辦的。當天，在政府官員之中，只有一位司長出席，便是曾俊華司長。

我會就3方面發言。

手語不應被視為技能，而是自然語言。

既然手語並非技能，我們更不應該把手語視為福利。

健聽兒童有權學習口語和廣東話，為何聽障兒童要被剝奪學習手語的權利呢？

香港一直以來的問題是沒有把學習手語視為應得的權利，因此政府將手語學習納入教育政策範疇，撥歸特殊學校作為一種技能進行培訓。不過，由1960年代開始，這項培訓卻不斷倒退，正如黃碧雲議員剛才提到，香港時至今天原來只餘下一所聾童學校教授手語課程。

換言之，背後所盛載的，是因戰亂來到香港的華人如何將香港成為承襲他們文化的中心的歷史。我懇請各位建制派及民主派的議員了解這點，如果大家是了解的話，便沒有反對的空間，因為這涉及政治議題。大家是不會反對由南京、上海及杭州傳承而來的文化，因為手語是承襲自廣東話或南方語系的語言。

不過，實際上，只是香港的超市習慣把貨品疊高而已。

我亦希望各位明白，當局只需撥出一些資源，便能把手語列為官方語言，以致現時唯一一間主流電視台提供手語傳譯服務......

代理主席，我想問你或局長是否知道如何用手語表達自己的名字？我們經常介紹自己，但兩位有這麼多人認識，你們懂得用手語向聾啞人士介紹自己嗎？我是說，我的手語名字是邵家臻。我支持香港手語爭取成為官方語言，以加入名冊中。

這人名叫鮑曼，是猶太人，他是社會學的巨擘。他在本周一離世，享年91歲。對於當今社會一位相當重要的社會學思想家，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我引用他一本書，以與今天的題目掛鈎。他其中一本著作書名為《廢棄的生命》，他研究難民、無家可歸者、外勞和非法移民的處境，他特別探討在全球化下、在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下，這些不同的難民、無家可歸者、外勞和非法移民如何成為一個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是如何被社會視為無用、可以拋掉、可以廢棄的人。我希望聾人不會是另一種廢棄的生命。香港不會缺乏資源，香港只是會無心。聯合國在《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一條中不斷強調手語及聾人的文化有多重要，我亦不需要再多談。聾人與香港人一樣，都要有平等的機會去接收資訊，但很可惜，現時有很多資訊的發布，聾人及弱聽人士都接收不到。我甚至認為，香港政府認為現時的故宮文化博物館如此有意義及重要，但可惜當局並無手語翻譯，無法告訴聾人故宮文化有多重要、有多珍貴。

不過，我認為大家其實都明白手語的重要性，反而在資源方面，我覺得有需要提醒一下。香港中文大學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於2006年接受賽馬會資助，計劃持續了7年，一直都表示成效十分顯著，並得到本地及國際聾人社群的支持。這項計劃亦讓失聰學生可以用手語學習，亦培養健聽學生了解聾人的需要，令失聰學生及健聽學生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2014年，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開會討論這項計劃時，有很多同學和家長在立法會門外請願，將400多封來自本地和海外支持計劃的意見書交給教育局，希望教育局能夠撥款資助。

但是，這項計劃以"成本太高、計劃效益未明"為由，拒絕設立常規撥款。每年的撥款只不過是100萬元，但這項計劃竟然因為缺錢而輸掉給每年要耗費350億元的"故宮project"這個"大白象"工程。如此投放及分配資源，可能真真說明了政府的態度。

我認為立法會的辯論除了關乎法律外，亦關乎公眾教育。我希望公眾人士和我一起學習手語。香港手語爭取官方語言，以加入名單上。希望手語成為官方語言，這是我們的爭取和堅持。

主席，我剛才用手語向你提出規程問題，詢問議員能否用手語發言。試想想，如果有一位聾健人士當選為代議士，我們的《議事規則》、法例和我們一向處理議會工作的做法，能否容許該位聾健人士充分根據《基本法》賦予他的職能，發揮他作為代議士的職能呢？當然，主席，如果你剛才回答我"你可以用手語發言"，我所學的手語當然遠遠不能應付今天的發言。我十分感謝今天在立法會的手語即時傳譯同事教授我很簡短的幾個字。我覺得立法會有一件事做得非常好，肯定較政府做得好，便是我們所有會議都提供即時的手語翻譯。立法會要面向全港市民，不是部分市民，不是大多數市民，而是全港市民。沒錯，聾健人士肯定是市民當中的少數，但是，他們絕對不能被忽視，亦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在立法會必須向每位市民問責，這亦是一個文明社會應有之義。但是，在手語政策方面，政府遠遠落後於許多其他地區和國家。歐盟遠在1988年已經通過議案，令手語成為法定語言，並呼籲所有歐盟國家各自通過相關的本地法例，令手語成為法定語言。但是，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與很多其他政策一樣，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今天梁耀忠議員的議案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令全港市民、尤其是政府反省一下，究竟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和法例何以如此落後。

以手語教育為例，最好的措施是在2007年曾經推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讓學校可以參加，讓手語老師、聾人老師及言語治療師一起合作，為聾健學生創造可以共同學習的環境。但很可惜，這個計劃在2014年已經停止。不過，還好，即使香港賽馬會不願意再投放資金，還有另一個基金願意承接這個計劃。但試想想，如果沒有這個基金，計劃便不能持續下去。

其實，聾健學生和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一樣，他們需要特殊教育法來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令他們的學習環境與其他主流學生沒有分別。大家亦知道，我和張超雄議員在上屆立法會提出一項為特殊教育學生草擬的私人條例草案。我們足足花了3年時間就這項條例草案諮詢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家長和前線的教師和社工，聆聽他們的各種訴求，從而看到香港法例的各種不妥善之處，看到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是如何零碎和不達最基本要求。

在台灣也有同樣的例子。所以，政府在這方面的立場、政策和法例，對於整個社會的討論都是非常重要。

主席，我年紀大，跟你一樣，耳聾和耳鳴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我經常說：我"眼又矇，耳又聾"。但是，相比全港155,000名聽障人士，特別是其中4,300名完全失聰的人士，我的問題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失聰人士的世界沒有聲音，要與外界溝通，手語是其中一個方法，而手語傳譯員亦是他們與有聲世界連接的重要橋樑。不過，是否需要透過立法，將手語定為官方語言，就必須從長計議。因為，所謂官方語言，即是具備法定地位的語言，必須被納入為政府機構中使用的正式語言。這意味着所有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員工，必須為市民提供足夠的手語傳譯服務。須知道，即使在香港，不同人士演繹出來的手語都可能存在差異。與其投放大量資源令手語變成官方語言，要求所有公務員皆懂得使用手語，倒不如更為實際地加強現時手語的系統化及一致性。因為，現時香港所欠缺的，正是通用的聾人手語詞彙庫。除了有系統的詞彙庫有待建立外，手語傳譯的專業亦有待確立。根據政府統計處2013年的統計數字，全港註冊的手語傳譯員不足10人。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出，聯會於2007年以前曾舉辦評核。不過，礙於考生水平參差，難以通過考核，評核考試因而擱置。因此，在2007年後，手語傳譯員幾乎沒有註冊機會，形成了人才真空情況：多人識手語，少人得認可。雖然，政府已於2015年重新投放資源，發放資助予不同機構培訓手語傳譯員，但最快要到2018年才有學員考牌。可以說，本港的註冊手語傳譯員嚴重不足。由於現時本地尚未演化出一套通用的手語，聾人社群間就同一事物的手語表達方式不盡相同；此外，專業的手語傳譯員亦不足夠。在客觀條件未成熟的情況下，我們對於在現階段強行落實手語為官方語言，有所保留。事實上，在國際社會中，亦罕有將手語設定為官方語言。我自己聽聞的，僅新西蘭而已。其他國家，例如澳洲、巴西、芬蘭、冰島、墨西哥、挪威、泰國等，大多只在法律上承認手語為當地聾人群體的專用語言，或以法令確定手語的地位，並且多是透過與教育相關的法令來確定。我必須強調，聽障人士的權益必須受到保障。

主席，我發言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

的確，在香港15萬聽障人士中，並非每一位都是深度聽障的。但是，對於這些深度聽障人士，他們無法透過人工耳蝸或其他助聽器材與外界溝通，手語便是他們唯一的溝通橋樑。

政府多年來放棄了推動手語，沒有協助聽障人士融入社會、紓解學習上的挑戰，更扼殺了手語在香港僅存的地位。

我們的社會和政府在哪裏？

我還記得以前的同事劉慧卿，她與其他議員同事不知爭取了多少年，才讓立法會會議增添手語傳譯。

社會上備受歧視、被邊緣化，討價還價能力最低的人，根本不用理會。

一些深度聽障人士不會因為你不幫他們，便自然有其他器材代替，他們仍然要面對困難。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很聰明的曾芷君同學，眾所周知，她非常刻苦，靠着唇讀和凸字學習，最終成為狀元。

另一個令我們傷心的例子是李菁，這個使人心酸的故事相信不用多說了。一個克服重重困難進入大學學習，並曾經找到工作的人，因為社會沒有向她提供支援，即使讀了這麼多書，連一份工作也找不到，一時想不開，便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時至今日，政府仍不願意正視這些問題，甚至找各種理由推卻，實在不能忍受。我希望政府能好好回應，如何面對這些有困難的人士......

主席，今天非常遺憾，沒有教育局的官員在席。我相信，在聽障兒童教育，特別是現時的融合教育方面，手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為何教育局的官員可以不出席呢？我稍後的發言主要涉及教育方面的問題，我不知道稍後列席的官員可否代表教育局回答。不過，我相信是不可以的。在這情況下，我們今天的討論便變成沒有最重要的聽眾在場。主席，有關"爭取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的問題，我希望先作出兩點澄清，第一，我們所說的是"爭取"，這當然是有其過程的。我們現在不具備條件，但應要爭取這條件的出現；第二，我們爭取手語成為官方語言，並不代表放棄口語。很多聽障學生在小時候同樣可以學習口語，亦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手語和口語，在聽障學童中應相輔相成、並行不悖，而手語仍是重要的。對不少旁觀的健聽人士而言，手語可能只是聾人的一種對話形式。但是，我們旁觀是一回事，他們進行溝通時，這便是他們溝通的語言。

原來大部分聽障學生都在主流學校就讀。根據教育局提供的數據，2015年至2016年，在公營主流中學和小學就讀的聾人或弱聽學生多達670人。究竟他們能否獲得適切和充足的支援呢？

這些問題都可以透過適切的支援，向聽障人士提供合適的幫助來解決。我們現在提到手語的問題，我們亦曾向學校了解過，原來政府在推行融合教育時，往往沒有對主流學校內的聽障學生提供足夠資助。很多老師眼看着這些聽障學生學習有困難，但礙於力有所限，不能全力協助他們。此外，手語當然也是一個大問題，一般老師如何利用手語來幫助學生呢？如何能培養同學間以手語溝通呢？在目前的條件下，如果政府不提供所需的協助，學校根本是不能做到的。試想想，如果主流學校都有手語的支援，便可以幫助聽障生在讀唇外，補足錯過了的信息或學習內容，令學習更為有效。

有部分主流學校憑自己的努力，排除困難。譬如多位議員剛才也提過，在賽馬會資助及香港中文大學協助下，他們採取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這是一項相當成功的計劃。學校在班級中混合聽障或健聽學生，而老師在接受培訓後，可在課堂中改變教學策略，例如增加視覺元素來協助教學。此外，增加手語培訓等措施，亦能令全班同學，不單是聽障學生，也同時得益，即使健聽的小朋友也得益。因此，要在中小學校推廣手語，做到真正融合，我們認為一方面要有資源；另一方面要為老師創造空間，提供適當的培訓和支援。在這方面，我們現時的融合教育政策是非常弱的。某些學校較為成功，是因為有賽馬會的額外資助及中大的協助才能做到。但是，這項如此好的計劃卻因為缺乏政府的支援而結束了，無法再全面推展。現時只有少數學校以自己的方法繼續奮鬥。我曾到過這些學校，看到學生能互相協助，聽障學生可在手語協助下獲得更充分的學習。這對學生和老師而言，都是莫大的回報。但是，政府卻沒有重視和珍惜這些如此寶貴的經驗。我可以說，融合教育只是口裏融合，但身體卻在說不。因此，我們現在所爭取的，就是可否在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專都能推廣手語，從而令不同機構也可以廣泛運用手語，幫助聽障學生以至成年人呢？

我想分享一宗我在社區處理過的個案，用一個故事來說明，手語在社會上其實是有很實際的需要的，而對於失聰人士來說，手語也是很重要的權利。這宗個案的主角是社區內一位聾啞人士，他是一位拾荒者。他經常把社會覺得是垃圾的東西收集起來，擺放在街上某處。

直到我們開始介入事件，社署便開始找手語翻譯員協助，才明白原來他拾荒的原因，部分是來自對於父親的寄託，而部分是因為他需要維持生計。最初，他以為政府部門針對他，要搶走他的個人物品，直到手語翻譯員來到，他才知道自己對社區帶來多大的滋擾和障礙，情況其後有所改善。本來情況已經有所改善，收集的物品已經受到控制，越來越少，不再阻塞道路。但是，有一天他故態復萌，突然把所有東西都擺放出來。

沒有的，只有一些社福機構才會提供，並且只有50多人而已。所以，我們難以想象，他們要受過甚麼專業訓練才能得到認可呢？

社會其實是有進步的，剛才也有議員提到，在議員極力爭取下，立法會便有提供手語翻譯服務；我們看到某些電視節目，一些資訊和新聞節目也有手語翻譯服務，但仍然只是少數。況且，如果這並非一套政策，現時有，日後社會風氣不同，沒有太多人記得他們，又會突然變成沒有。由於這項政策並沒有延續性，如果沒有官方肯定，更不會有此政策，而電視節目所提供的翻譯服務亦不是標準的要求。手語是失聰人士尤其是先天失聰的人士最先接觸的語言，也是他們最自然的一種語言。有人說過，社會如何對待弱勢人士，如何對待社會上的小眾，正好反映出社會的文明程度：究竟我們的社會是否文明？究竟政府是否用文明的方式來對待和接受使用手語溝通的人士？政府是否承認這是他們的權利，讓他們與社會的主流可以共存？這全是要政府帶頭做的。

所以，我希望藉着今天的議員議案，讓政府反省一下，究竟我們帶領社會走向哪種文明程度。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爭取手語成為香港的官方語言，首先，我要藉此機會感謝立法會一群負責即時手語傳譯的同事。

這是價值觀的問題，而不是一盤生意的問題。我想指出，香港同志遊行由第一屆開始已提供手語傳譯服務，正因為我們是小眾，所以明白小眾的障礙，更願意提供多一些服務。我們要求電視台報道新聞時加設手語傳譯，但他們說香港缺乏合資格的手語傳譯員，這又是一個雞與雞蛋的問題。如果沒有充足的工作機會，又怎會有人投身這個行業，打算將它變成一個事業，而不是純粹的興趣班呢？如果立法會要全面提供手語傳譯服務，也頗具挑戰性，如果會議室1、2、3同時舉行會議，每個會議需要兩名手語傳譯員接力，立法會可能也需要8名至10名手語傳譯員。我也有些聽障朋友，如果只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溝通，障礙並不是很大，第一，可以讀唇，如果仍然有問題，也可以寫字條，有心溝通，障礙是可以克服的，我說的是個人與個人之間。但如果一些聽障朋友要在公眾領域，接收一般健全人士的資訊或與之溝通，即所謂的平等機會，他們面對的障礙當然大得多。我們曾經質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有關電視台提供即時手語傳譯服務的問題，問的只是關於直播新聞而已。

無綫提出的另一個理由更奇怪，它說根據通訊事務管理局頒布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持牌人必須確保新聞資料準確無誤。它的意思是，如果手語傳譯員的質素參差，傳譯錯誤，反而會令持牌人不能恪守要確保新聞內容準確無誤的規定，即電視台害怕出錯。

最後政府的結論是"政府現階段沒有計劃把手語列為法定語言。"這是方向的問題，是重視的問題。對於張宇人議員的意見，我們並不是要求所有政府員工懂得手語，而是所有部門也應向部分員工提供手語訓練，令每個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也有人懂得手語，只是這個意思而已，請他們這些生意人不要事事從錢出發，覺得如果所有員工也要懂得手語，豈非要破產？

第一點我想指出的是，有時候在街上看到有人互相用手語溝通，我會覺得很高興，因為聾人用手語表達的時候最為真情流露，最能夠表現自己的喜怒哀樂，最能夠作出溝通。

手語是很奇妙的，它本身是一種語言，如果我們真的很肯定、相信手語本身是一個很完滿的溝通系統的話，我們就不用在這個問題上有這麼多爭拗，說應否讓學生只可選擇一種途徑，就是入讀主流學校。我們一定不會這樣想，因為我們一定會認為，令到他們可以用最熟習的語言溝通是最美好的。因此，這已經引申到很多話題。既然說現時香港的手語發展沒有規範化，有多種派系，政府便要用資源作出研究、發展，令手語成為大家可以通用的一種語言，這就正正是政府要提供資源的地方。此做法亦可讓有關家長有選擇，聾人學校已經越來越萎縮，如果這條路行不通的話，其實是迫使他們一定要在現時這種極不理想的融合教育之下，令他們的小朋友沒有一個能夠好好發展自己的機會。怎樣做好融合教育呢？我相信葉建源議員已經提出了很多意見，我不重複了。

由政府部門以至傳媒等各方面，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實是有很多的。最後，今次的討論中有一個關鍵的問題，甚麼是官方語言呢？很多建制派的同事好像很擔心，覺得很糟糕，好像是要強迫其他人做很多事情。我希望弄清楚，我看梁耀忠議員的建議，以至我在桌上看到一份有關爭取手語成為官方語言的問答文件，其實說的不是要迫使香港其他社會人士要一起學習手語，而是作為官方機構的政府怎樣承擔責任，無論在教育、傳媒、政府部門的行政方面怎樣能夠做得更多。

主席，我很感謝剛才有17位議員就加強推廣手語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我亦很感謝在立法會會議擔任手語翻譯的同事。我現在會在餘下時間扼要回應議員剛才提出的許多意見。首先我要強調政府十分重視推廣手語這項議題。勞工及福利局於2010年在康復諮詢委員會下——我剛才已提及——成立了一個推廣手語工作小組，近數年來一直不遺餘力地積極推廣手語在香港的發展。政府一直從3個方向推廣手語的發展，包括：a推廣手語在生活上的應用，這很重要；b透過鼓勵大眾學習手語以推廣共融的信息；及c研究如何鼓勵聽障學生學習手語。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到關於教育的問題。

主席，我在此多謝各位議員就手語的整體政策表達意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已就議員提出的各項關注從政策層面回應。我將會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的電視廣播規管方面，如何追隨政府的整體手語政策的發展而作出適當配合，作補充說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梁耀忠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5分鐘。

"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的議案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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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郭偉强議員就議案發言。

主席，我很榮幸能夠在2017年第一個大會上提出議案。眾所周知，就業、僱員權益、房屋、退休保障等都是香港工會聯合會的核心政策。下星期便會公布新一份施政報告，兩個月後就是行政長官選舉，因此我提出這項"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的議案，除了為提供新年新希望這平台外，也希望讓同事提出為香港解困的意見。當然，有意參選的人可以預先感受一下上任前的壓力。同時間，市民也有機會看清楚哪個黨派、哪位議員能夠提出有意義及可行的建議，又可以看看誰會繼續對人不對事，為反對而反對。有媒體很關心地問道，為甚麼沒有官員出席聆聽，又問我有沒有生氣。

根據媒體猜測，應該都在"熱身"、"拉筋"。主席，言歸正傳，我是港島區的民選議員，不少街坊跟我們交談時都表示，一說到民生議題，就有一份很重的無力感，似乎凡事皆要爭拗一番，爭拗過後又沒有結果。有人歸咎是政府的問題，亦有人說是行政長官的問題。

否決"一人一票"的政改之後，泛民成功繼續把選舉委員會的制度說成是下屆特首的原罪，打造一個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將任何一位當選人視為對敵。主席，1947年、1948年的美國國會曾經被嘲諷為"a do-nothing Council"。當時，佔眾議院超過五成七議席的共和黨用封殺手段，否決民主黨總統杜魯門的多項建議，只容許一些無關痛癢的法案通過。這種封殺手段令共和黨在隨後一屆的議席數目大跌，失去了多數黨的優勢。不過，可惜的是，在70年後的今天，泛民黨派照樣封殺政府，但仍然"惡人先告狀"。今早兩節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討論在大埔興建7,000多個公屋單位，原本是急市民所急，解決住屋需要。

主席，讓我談談產業及就業問題。在回歸前，香港已經出現產業空洞化的情況。

製造業由1980年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3%跌至近年只佔1.3%。經濟結構過分傾重於服務業，令"打工仔"選擇減少，更是導致貧富懸殊的主因。服務業如果是從事金融或地產這些炒賣的業務，的確可以"錢搵錢"，越賺越多。

在收入兩極化的情況下，年青人難免覺得沮喪。香港樓價高企，市民連最基本的需要亦無法滿足。香港人要麼"一世當'樓奴'"，要麼"一世捱貴租"。兩夫婦如果每人月入2萬元，根本沒有資格申請公屋，抽居屋又要碰運氣，想買樓又儲不到首期，逼於無奈要租住私人物業，租金真的貴得離譜。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各類單位的租金指數在1997年是135，及至2016年第四季已上升至171。如果以實數計算，在港島區一個約450平方呎的單位的租金平均約為16,000元至17,000元，但家庭入息中位數只是26,000元，即租金佔收入接近六成，嚴重影響新生代的生活質素。反觀鄰近地區例如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他們在房屋方面做得十分出色，樓宇選擇多，價格亦在能力負擔之內，居住環境寬敞，設施齊全，人均居住面積達30平方米，而香港只有15平方米。但是，我們的平均數亦反映不到實際情況，因為只住5至7平方米的大有人在，而住"劏房"的更只有一張床位。與台灣一樣，新加坡的產業結構有七成是服務業，另外三成是工業，主要行業包括電子、生物醫藥、石油石化，都需要高技術人員。他們的青年人出路比較闊，讓理科或工科的學生有較多出路，亦可以在相關工作中發展專業，薪酬自然有望可以提升，無須轉行從事競爭激烈的服務業，以致拖低工資。反觀香港，產業結構失衡，堵塞人才出路，令理科人才出現斷層。

其他行業的發展也今非昔比。香港曾經是影視之都，電視、電影和歌曲風靡世界各地。但是，今時今日，亞洲最有規模的影視娛樂出產國莫過於韓國，因為韓國政府早於1990年代已經推動影視行業的發展，而其中一項最重要的鼓勵行業發展政策是修訂版權和侵權下載等相關法例，保障歌、影、視的知識產權。但是，香港經過了1990年代翻版肆虐的時期，法例竟然沒有與時並進，版權保障不足，嚴重打擊文化娛樂產業，導致產業走向衰落。主席，以上種種所見，香港要重拾發展軌道，應該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但是，觀乎近來的經驗，只有扶貧工作做得比較好，正因扶貧工作沒有人敢反對，所以順風順水，但經濟發展和民生政策就必然帶來資源運用問題，當中有所取捨，因而有所爭議，只要出現爭議便會阻撓重重。雖然我們有不少儲備，但坐食山空的道理，連小朋友也一定懂得。要扭轉貧富懸殊的格局，在香港這個整體低稅制度的情況下，難以大刀闊斧達成財富再分配的功能。唯一對症下藥的方法，是推動產業多元化，創造多元工作崗位，使所有人均可以透過工作來提升和發展個人事業。所以，工聯會寄望下一任行政長官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但是，我們也明白，社會上有一群人只集中精力搞政治，令香港天下大亂。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是希望香港有安定的條件，讓市民過平穩富足的生活。所以，要有就業、住屋，以及社會穩定，先決條件便是要有社會安定。不過，大家只要看看數項修正案，便會發現梁耀忠議員、羅冠聰議員和楊岳橋議員分別刪除了原議案中"凝聚社會共識、維護國家主權、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等重要字眼，背後的原因非常清晰，便是一旦社會有共識，他們便會失去存在價值。他們拒絕維護國家主權，更在"一國兩制"中，只斷章取義挑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其實已經包含"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中央送給香港的權利，而香港也有責任維護國家主權，權利和責任必須並行。不過，工聯會很有信心，搞分裂的人一定不可能被選為行政長官。對於有人仍然罔顧政治現實，一直擾擾攘攘地吹噓自決、分裂，只會將結越打越實，根本對於解困毫無幫助。自從回歸以來，反對派一直拖政府後腿，只想政府一事無成，他們可以為爭取政治本錢繼續責罵。以推動創新科技為例，深圳推行創新型科技已經超前我們，行業的經濟增長每年接近兩成以上，亦佔深圳的本地生產總值達到三成半。但是，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原意是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但"拉布"已經拖拉了數年，在"拉布"的政治價值消失後就不聞不問，爭議聲中被窒礙的社會發展代價便由業界、市民和整體社會承擔。主席，罵人比較容易，但真正落實政策是需要研究和協商，要找出最大的公約數來實行。現在的議會"拉布"成風，玉石俱焚和"攬炒"的消極意識削弱了議會的正能量，最後只會一拍兩散。有3項民生議題，工聯會認為是最迫切需要處理的。第一，是勞工議題；第二，是住屋問題，以及第三，是退休保障。其他工聯會議員會談談房屋和勞工權益，而我在此想談談退休保障。世界銀行所提倡的五根支柱之一的退休保障必須惠及全民，亦與經濟援助不同，所以不應設有資產審查。況且，退休保障是社會回饋長者的應有之義，是對長者貢獻社會的一份報答。工聯會和其他團體提出的方案均有完整的融資方案，可供當局參考，我們希望惠及全民的退休保障在今屆政府得以落實，下任政府能夠繼續推行，如有不足，亦應該加以改良。主席，我同時是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我們在上星期舉行了全天的諮詢會，有與會團體以全民退休保障來威迫所有議員否決財政預算案，我認為這種做法並不恰當。不過，我在此必須向下屆政府反映，退休保障的確是大家所關注的，特別是當我們面對人口老齡化即將降臨時，我們所有人均關注退休後的生活。所以，如果不盡早解開這個結，我十分擔心這議題會淪為反對派的政治本錢。主席，工聯會寄望下任特首有智慧、有魄力，能夠集中精力完善民生經濟，穩定社會，積極應對拖後腿的政治牽絆，同時廣納建言，凝聚社會共識，維護國家主權，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帶領民生經濟向前走。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偉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7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7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張華峰議員、林卓廷議員、梁耀忠議員、羅冠聰議員、葉建源議員、楊岳橋議員及李慧琼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主席，今天是2017年首次立法會會議，我在此謹祝香港在新一年政通人和，百業興旺。新年自然離不開新的願望，我也留意到不少人在談論新年願望時，同時提及對下任特首的期望。郭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確實是十分合時。現任特首梁振英先生，早前以家庭原因，宣布不再尋求連任。我在此謹表示尊重他的意願，也多謝他4年以來為管治香港付出的辛勞和努力，亦祝願他在6月底卸任之後，與家人多些團聚、共聚天倫。但我也想指出，雖然梁振英先生任內致力改善多項社會和經濟問題，如致力增加房屋供應及遏止樓價的飆升，以及縮窄貧富懸殊，但樓價租金依然高企，在化解社會矛盾、社會財富重新合理分配、促進勞資關係及社會和諧方面，仍然有改善空間。既然梁特首宣布不尋求連任，大家自然對新人有一番期望，期望新人上場後會為香港帶來一些新的轉變，而社會矛盾、撕裂和分化的問題，尤其備受關注。

同時，議會內有人公然在宣誓時，借機散播自決和"港獨"的主張，結果要勞動人大釋法擺平亂局。可以說，在政治上，去年絕對是波濤起伏的一年。在維護國家主權方面，絕對沒有妥協餘地。我衷心希望新任的行政長官，能夠有辦法努力凝聚社會共識、化解分歧，讓香港這艘船可以擺脫政制發展的困擾，重新啟航，不會在風浪中迷失方向。因為這些年來，我們社會內耗實在十分嚴重，發展可謂近乎停滯不前，但我們周邊的城市或地區，卻迎頭而上，甚至有超越我們的趨勢。就以最近公布的全球城市競爭力排行榜為例，本港的整體競爭力在全球排名第九，在中國358個城市中的綜合競爭力，更連續4年屈居第二，落後於上海。與我們一河之隔的深圳，這些年來如何發展成為高科技城市，更是教人羨慕不已。去年公布的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排行榜，香港排名由前年的第七位跌至第九位，原因就是創新能力不足，阻礙了我們的發展。香港的經濟一向是外向型，預計特朗普上場，以及歐洲政局的發展，均可能會為本地的市場帶來一番波動，市場可能會繼去年之後，出現更多的"黑天鵝"，故我們必須步步為營，以免為波動的市況添加一些危機元素。

我們經民聯的同事都深信只有發展經濟才能帶動民生，也非常期望下任特首必須在這方面多下工夫，為香港的經濟尋找新的出路，製造新的經濟亮點，着力改善民生。

但我認為在勞資關係方面，儘管雙方有時會有不同意見，但我不希望大家只看到當中的矛盾，甚或說哪一方是強、哪一方是弱，而忽略了協調的重要性。因為勞資雙方根本是同坐一條船，不是互相對立的。如果經濟好，僱主很多時都願意與僱員一同分享成果，只是近年來，勞工成本不斷上漲，生意大不如前，如要承擔新的勞工開支，恐怕僱主隨時都會"斷擔挑"。我和經民聯都期待下任特首在這方面多做工夫，改善勞資關係，減少對立和矛盾。主席，雖然坊間現時對下任特首人選有很多揣測，黑馬白馬、冷馬熱馬，好不熱鬧，甚至有說另一位司長明天也會辭職參選。但我認為，不管下任特首是誰，必須取得中央的信任，面對港人，謹守"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競選期間，更須以堅實的政綱，取得1,200名選委、香港市民的支持和中央的信任。面對香港社會當前的種種困難，我認為下任特首是任重道遠，工作一點也不輕鬆，要有幹勁，要有解決困難的決心和信心，更要拿出解決難題的辦法和心思，更要專心致志，令香港繼續發光，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大日子，為香港帶來一番新的景象。

主席，今天郭偉强議員動議的議案是"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我聽其發言，內容絕大部分是借機肆意批評民主派議員，我還以為今天的議案已改為"對本屆民主派議員的期望"。

但是，非常遺憾，政府竟然一個官員都沒有出席聆聽民意代表的看法。這是要強烈譴責的。他們仍在收取薪酬，他們不應等下任政府來收拾今屆政府的爛攤子，他們最低限度要出席聆聽，並把我們的意見反映給下屆政府，這是他們的憲制責任。主席，唐太宗有一句名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近年的香港特區政府有數個知名人物均涉貪：曾蔭權、許仕仁、湯顯明和梁振英。曾蔭權現時被檢控；許仕仁身在牢中；湯顯明，很遺憾，無法追究他的罪責；梁振英仍然被廉政公署調查。廉潔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支柱之一，今天我們討論對行政長官的期望時，我們不能不指出近年香港的廉潔狀況不斷惡化。所以，就郭偉强議員的議案，我提出了關於打擊貪腐的修訂。自從梁振英上台後，香港的廉潔狀況不斷惡化，國際反貪機構"透明國際"的研究顯示，香港的國際廉潔排名連跌4年。根據香港大學廉潔程度評價的統計，由梁振英上台到現在，已經由7.37分急跌至歷史新低的5.95分。這下跌趨勢要到何時才終止呢？無人能料。我只知道梁振英的貪婪，對香港廉潔的破壞已經無可挽回；他對香港廉潔的破壞，最重要的是損害整套制度，因為他不斷用謊言和藉口來掩飾他收受UGL數以千萬元的利益。我今早提出口頭質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無法回應，上一次在廉政風暴的議案，林鄭月娥司長同樣無法回應。

這些問題是人的操守問題，亦是香港政治制度的問題。宏觀而言，香港特首由小圈子、所謂的選舉產生。小圈子絕大部分由特權階級組成，不是由民選組成，他們維護既得利益，維護工商界和大財團。在這種情況下，特首難免在制度上傾向大商家和大財團，私相授受，利益輸送，破壞香港的廉潔文化。微觀而言，現行《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無法監管行政長官，雖然梁振英上台時，曾答應會根據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的報告，修訂有關的條例，將行政長官納入監管範圍，但多年來，梁振英一直以牽涉複雜的憲制問題等作為藉口，拒絕修例。到他現在宣布不連任，即將下台，仍未看到修例一事有何進展，令我不得不質疑，其實梁振英是否其身不正，是否在任內仍在收受其他我們不知道的利益，導致他不敢修訂有關法例來監管自己呢？香港為何有兩套法例？一套監管普羅百姓和其他政府官員，另一套卻只是放生梁振英呢？主席，我今天要說對行政長官的期望，我不得不提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她公開表明重新考慮是否競逐行政長官。香港賴以成功的是公平、公開的制度，鼓勵競爭，但西九事件卻顯示，林鄭月娥專橫獨斷，欽點建築師，跨過所有正常程序，令公平競爭的環境受到損害。她正在損害香港的競爭制度、公平文化。她亦承認自己在整件事中有不足，但她卻批評別人把問題政治化。

這是非常荒謬的說法。主席，行政長官首要做的事應是廣納雅言，聆聽不同的聲音，虛心地聆聽批評的意見。但是，我看不到宣布有意角逐行政長官的林鄭月娥有此氣量和胸襟。

主席，今天的議案非常重要，我知道很多議員提出不同的修正案。我們民主黨贊成捍衞國家主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這些工作不是香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政黨單方面的工作和責任，而是全港社會一起肩負的責任。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不能帶頭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後，主席，我寄語下任特首，做特首不要想着延續梁振英的路線；做特首不要想着已服務香港數十年，便是香港民意利益的代表，請聽一聽不同人的意見，聽一聽批評你的聲音，看看是否合理。

主席，下一任特首選舉即將到來，在這段時間，有兩位人士已正式宣布會參選。

不過，雖然他們表明會參選，但最終能否入閘，仍然是未知之數。所以，我們在這段時間只能繼續觀望，看看最終有哪些人能夠成為正式參選人。他們何時才正式被確認為參選人仍未可知，但今天卻是一個好時機讓大家談談對未來特首的期望。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自第一屆起，選舉均由中央政府操控，市民大眾根本無權透過選票作出自己的抉擇，因此，即使我們說出了期望，又有甚麼意思呢？

民主制度停滯不前，其實市民大眾一直都非常憤怒，而這種憤怒透過很多問題反映了出來。

不過，若要成功實行"一國兩制"，很大程度要建基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很可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過去10多年完全未能好好落實，中央政府一直沒有尊重香港市民的意願。我們看見很多香港事務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干預，便是由中聯辦直接或間接插手，令香港市民感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變成"中央治港"，我們根本無法享受任何自治。

我相信是達到了，因為我們"齊心"要求他不要連任，盡快下台。

除此之外，根本沒有任何"齊心"可言。

關心勞工議題和民生議題的人會清楚知道，標準工時立法、強積金對沖、全民退保，這些統統沒有做，甚至連當時被形容為重中之重，需要嚴肅處理的住屋問題也沒有改善。自他上台後，輪候入住公屋的時間已由3年變成4年多，重中之重的議題反而變得越來越差。

反而他所謂的"香港營"，現時在香港已經是全無形態可言。因此，他說一套，做一套，已無法達到效果，這是大家完全可以清清楚楚看到的。但是，當我們批評梁振英的同時，香港市民卻有另一種擔心。

林鄭月娥有數點令人擔心的地方，其中之一便是她竟然告訴我們，她會繼續走梁振英的路線。

第三，分裂和分化社會，如果她真的要跟着梁振英的路線走，實在令人感到相當憂慮。

況且，她作出這些行為之後，竟然可以面不改容，無懼社會的批評，還要態度傲慢，堅持自己沒有錯，以為自己大獲全勝。

她這種自把自為，獨斷獨行的性格，我認為與獨裁者無異，而與梁振英相比，她更是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我認為林鄭月娥除了好勇鬥狠，不聽民意之外，正如我剛才提及，她更學習到梁振英另一點，便是向中央獻媚，向中央邀功，主動拍馬屁，故宮便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事實。

"高度自治"，這才是最重要的，這也是我們的準則。

主席，我很希望2017年1月的今天會是香港管治的一個分水嶺，而要分水嶺出現，便須有破有立。"破"是要與梁振英管治路線說再見，"立"是為香港今後健康的管治確立良好的方式和制度。首先談談梁振英的路線。今天是1月11日，在1個月前的12月11日是進行選舉委員會選舉的日子，選舉結果令人喜出望外，投票率由上屆的27%一下子飆升至46%，民主派贏得的議席亦由上屆的200多席飆升至今屆的300多席。是次選舉釋放出兩個很強烈而重要的信息：第一，市民普遍厭倦梁振英的管治，而且極之重視今次行政長官的選舉。第二，儘管市民不太滿意小圈子選舉的政制安排，但市民亦非常務實地，希望民主派掌握好今次手上的一票，影響選舉的結果。主席，我們今天要理性地總結梁振英路線，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可以通過負面的經驗來凸顯市民對特首有甚麼正面的期望。作家梁文道最近用兩點歸納出梁振英路線：第一，用人不問才能，只問是否對自己忠誠，令到傳統的治港精英換血成為"梁粉"，還導致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斷潰敗。第二，以鬥爭為綱，不斷無中生有，小事化大，直至社會撕裂，利用危機來樹立自己英勇忠義的形象，以鞏固自己的權力。無論大家是否贊成上述梁文道的看法，梁振英作為一個地區的政治領袖，其所作所為可謂匪夷所思，他不單要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亦不惜令到自己的社會聲望低迷。為何會如此奇怪呢？我覺得除了要歸咎於梁振英個人的因素之外，我們亦要問，究竟還有甚麼客觀的制度、成因導致出現這樣的結果？其實很簡單，我們都知道梁振英獲選，是得力於中聯辦的全力支持。他獲選之後的管治，亦全靠中聯辦的扶持。梁振英可以目無市民，對異見全面排斥，因為這不單是一個小圈子選舉，而且是一個受操控的小圈子選舉。他的權力基礎是中環與西環的結盟，市民在結盟當中是沒有位置的。所以，過去的特首尚且會重視民望，但到了極端的梁振英當權，就出現特首視民望如無物的情況。

我不是想回顧梁振英所有的事情，這些已成過去，但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以確立未來路向。我很想在此引用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以及民主派選委"民主300+"他們所提出的意見，看看我們怎樣反省這種情況，並對特首提出甚麼新的期望。大家當然知道王光亞主任所代表的是中央的標準，在最新一期的《紫荊》雜誌，他以"堅守底線，尊重包容，堅定不移推進'一國兩制'"為題接受訪問，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他首先指出，"行政長官既代表香港，也代表中央。行政長官在香港選出後要由中央任命。香港社會對行政長官有要求、有期望；中央同樣有要求、有期望。"他指出了兩方面都有要求、有期望，包括香港市民。任何一位參選人都要明白行政長官的職責、國家的要求、香港市民的期望——我再一次說，是"香港市民的期望"。至於標準，他提出了4點：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及港人擁護，他一併提出"中央信任"及"港人擁護"兩點。王光亞先生更從中央的角度指出，"行政長官要能準確地貫徹落實《基本法》，要能全面、準確、客觀地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情況，提出工作意見；也要用符合香港法律規定、符合香港情況的方法向市民解釋中央的政策，落實中央的決策"。他更說"中央也會觀察各位參選人......每位行政長官參選人都應以港人的長遠福祉為依歸，向市民說清施政理念，通過選舉團結港人，帶領港人向前走。"我相信王光亞主任這番話乃是認真汲取梁振英路線失敗的教訓後所提出的重要新方向。除重視中央意見外，特首亦必須重視香港市民的意見，明白和關心香港市民的願望，更要在選舉中團結香港人，包括建制派和民主派。這是中央的標準。香港市民的標準又是甚麼呢？我們試看看今次選舉中，"民主300+"所代表的香港民主派支持者，他們提出了3個主要標準。第一，他們不支持梁振英，亦即不支持梁振英路線；第二，不受八三一限制，爭取真普選；第三，維護自由人權、廉潔等香港的核心價值。民主派的意見其實很簡單，我們希望維護既有的核心價值，更追求民主制度將來有所改進。若問王光亞主任的說法與"民主300+"的立場可否調和，我則看不到有根本性的衝突。我說如果，如果中央政府由衷地明白、接受，以及尊重香港市民的期望的話，它心目中的理想特首除了應該獲得中央信任外，亦應要理解和重視香港的核心價值，以及能夠帶領香港市民和社會經濟在各方面不斷發展。理想的特首人選並不應只是聽話，還要帶領香港繼續發展，包括民主制度、香港各種核心價值的進展。理想的特首亦應獲得民主派及建制派的接受，至少要獲他們接受，能獲支持當然更佳。事實上，近年香港有一些人擔心港人的離心日益增加。其實，離心增加的原因是甚麼呢？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在"一國"的框架下，"兩制"——特別是香港的一制——不斷受到壓抑。在梁振英的管治下，香港原有的核心價值，以及廉潔、學術自由等支柱更不斷全面潰敗。但我相信中央和香港都應會記得為何我們要實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初衷是甚麼呢？是在國家統一的框架下，香港可以繼續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及向前發展。我對下任特首的期望，就是在其管治下，"一國"得以維護，同時讓香港原有價值得以騰飛，而不是委曲求全；隨"一國"而來的，應是"兩制"更得以彰顯。要達致這樣的結果，必須有相應的制度和做法。我相信選委會選舉的結果告知我們，市民認為，即使沒有理想的選舉制度，但仍然希望這次選舉會是一次真正的競選，是一場不再被西環操控的選舉。候選人既要爭取中央認許，亦要爭取香港市民認同及民主派與建制派共同支持，這樣才能符合王光亞主任在選舉中團結香港人的要求。正因如此，我們才能達致特首既要向中央有所交代，亦要對香港市民有所交代，我們的選舉......才能促成較為理想的候選人參選。

有關今早討論的大埔第9區公屋計劃，即使政府也承認需要重新研究是否應該加入濕貨街市。現時，網上已有2,000名市民聯署，指出現時的交通配套不足是與規劃有直接關係。

郭議員剛才點名批評我的修正案。請容許我現在直接回應。我在修正案清楚要求貫徹"一國兩制"、維護香港"高度自治"。

主席，政府當時派出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前來回應。

這屆政府是否已經無心戀戰，還是他們根本不把立法會放在眼內呢？主席，"振英5年，禍港不斷"。梁振英在過去5年出任行政長官期間，政治撕裂的情況變本加厲。以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用人唯親，煽動香港市民互相批鬥。

在"梁振英模式"下，香港過去5年動盪不斷。究竟甚麼是"梁振英模式"呢？

主席，郭偉强議員、張華峰議員剛才提到創新科技。如果政府真的這麼重視創意工業，為甚麼當天沒有人支持向港視發牌呢？梁振英在西九規劃比賽擔任評判，漏報利益。立法會引用了《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當時的結論是梁振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大家可能已經忘記了，但這件事反映了甚麼？

這位特首在過去數年所豎立的這套施政模式，確實教人心寒。

我們看得到的是，梁振英及特區政府均不願意聆聽民意。

梁振英很快便會成為歷史。

主席，過去10年，我們看到整個特區政府的施政風格向西移，我指的是移向"西環"。中聯辦在香港的位置是一個聯絡辦公室。

我剛才說市民對於特區政府已經失去信心。

當特區政府不聽香港人的聲音，凡事聽從"西環"的指揮，即使換上另一個人，對香港又有否幫助呢？

香港是一個已發展的城市，我們需要有新的改革帶領社會向前走，令社會變得更公義。

我們希望這個人真正能夠團結香港人。

所以，我希望下一任特首真正有能力團結香港人，與香港人一起休養生息，不要再製造太多矛盾。

主席，首先，我要對羅冠聰議員剛才的言論表示遺憾。他在10分鐘的發言中，無限上綱上線抹黑特區政府，亦抹黑民建聯及本會不少議員。

對於他們過去凡事"拉布"，凡是中央提出的事宜，或涉及中港融合的項目均反對，或凡是特首推動的項目就"拉布"，基本上他們不會提及這些。現時，甚至出現了越來越激烈的情況，部分議員或社會人士公然挑動"一國兩制"底線。我最近從新聞報道留意到，羅冠聰議員曾參加鼓吹台獨團體的活動，這是極度挑動中央底線的行為，對香港毫無好處。長此下去，只會繼續令中央與香港關係越來越緊張。我呼籲大家真的別再這樣做，這樣只會累死香港而已。主席，言歸正傳。今天的正題是討論"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我很感謝郭偉强議員此時提出這項議題。今天，我會從5方面提出民建聯對新一任行政長官的期望，即"維護一國兩制"、"推動社會大和解"、"建設優質民主"、"提升香港競爭力"，以及"與市民共享經濟成果"，對新一任行政長官提出要求。主席，"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根本，是延續香港傳奇的基石。民建聯相信，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一國兩制"對國家和香港也是最好。因此，我們對新一任特首的期望是：第一，他必須致力維護"一國兩制"。近年，"港獨"思潮抬頭，很多時以自決來包裝，並演變為赤裸裸的暴力破壞行動。在"一國兩制"下絕對沒有"港獨"的空間。所以，新一任行政長官必須繼續堅守"一國兩制"的底線，要把"港獨"消滅於萌芽階段。"一國兩制"當然有底線，但同時亦有很大的包容性，以包容"兩制"下香港的獨特性，亦包容香港社會的多元性。主席，近年本港政治爭拗揮之不去，由街頭到議會的衝突以至抗爭持續不斷。另一方面，隨着兩地人民交往越來越頻繁，造成了一些社會問題，觸發兩地矛盾，亦衍生了國民身份認同的問題。裏裏外外的爭議都令社會越來越撕裂，不同陣營之間，確實出現各走極端的現象。對於這種撕裂的情況，不少市民已感到厭倦和擔心。香港研究協會早前的民意調查顯示，過去一年港人生活滿意度創下12年新低。此外，去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民調更顯示政治爭拗是激發香港人離開香港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們期望，新一任特首必須堅守"一國"底線，亦能同時發揮"兩制"的包容性，展現政治魅力和胸襟，運用政治智慧和手腕，推動社會大和解，增強中央與特區的互信。如何推動社會大和解？首先，中央政府已處理了泛民回鄉證的問題。我認為新一任行政長官也要繼續接力，促成一些堅持"一國兩制"底線的泛民主派朋友與內地官員加強交流，增強互信，為日後建立恆常的溝通機制"打頭陣"。第二，新一任行政長官應積極改善現時行政立法的緊張關係，並視議會為施政的合作夥伴。在制訂重大政策的過程中，盡早與不同政黨交流，吸納我們的意見。第三，新一任特首及其團隊必須檢視現時與市民溝通的形式，亦要檢視如何善用我們眾多的諮詢架構，吸納不同聲音，採用一些現代的方式，包括青年人使用的詞語或形式，與他們溝通。否則，政府的政策無法落到他們身上，而他們的聲音亦會較難上達行政機關。主席，促成社會大和解是民建聯對特首的一個重大期望，我相信亦是很多市民的期望。當社會不再那麼對立，不只是抹黑和斷章取義，當政治氣氛相對緩和的時候，新任特首便可把握機會，推動政制向前走，重啟政改，帶領香港落實雙普選，實現優質民主。這是民建聯對新任特首的第三個期望。我們知道雙普選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事情，但並非全部。世界各地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有優劣之分，優質民主不容暴力破壞，民主發展的過程必須尊重法治秩序，也要促進良好的管治。因此，我們期望特首在推動政制發展的同時，致力在香港實現優質民主，向一切反民主的事項，包括言語、肢體暴力、假借推動民主發展而破壞香港法治的行為說不。主席，香港經濟成功有賴制度的優勢、市場的自由與開放，也有賴背靠祖國的支持。不過，過去多年的政治爭拗，令香港錯過不少發展機遇，也錯過很多提升競爭力的時機。根據多項報告顯示，香港的國際競爭力正不斷減退。

主席，經濟發展是改善市民生活的先決條件。然而，經濟發展必須均衡，確保所有市民或大部分市民能夠比較公平地享受經濟成果。民建聯認為如果發展經濟的成果最後不能令市民普遍受惠，發展便會失去意義，也會為社會製造矛盾，發展亦難以繼續。因此，我們對新特首的第五項期望，是"與市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我們期望下任特首全力維護市場公平，消除壟斷，訂立更多政策，包括土地、資源的政策，讓中小企業繼續在香港有競爭力地生存，直接參與經濟發展。更重要是，我們在賺錢，具備財政儲備之餘，政府必須通過積極理財方式和財政工具善用經濟收入，推行再分配，縮窄貧富差距，為基層市民和弱勢社群提供合理的保障。主席，房屋問題是民生的頭號大事，而房屋問題不僅關乎居住問題，更是縮窄貧富差距的重要工具。基層家庭能否"上樓"，關乎他們能否脫貧；對中產而言，能否置業，也關乎他們能否分享經濟成果，避免他們感覺向下流。因此，我們期望下任特首繼續本屆政府在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的決心和方向，提出短、中期的政策，特別是開拓土地，加快土地供應方面要有大刀闊斧的政策建議。

主席，今天議案的題目是"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我看到這議題，第一個想法是：我們不如討論一下中央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我想，這樣會來得更有意義，特別對我們800多名建制派選委而言，包括在席的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我想他們真的很想知道中央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或不說期望了，不如直接說出名字，免他們像上次般"押錯注"或"跟車太貼"。不過，說真的，其實對於下任行政長官，如果要提到香港人的期望，其實已不用多說。回顧梁振英管治香港4年多，是惡行，以及行政立法關係越見撕裂和對立，令香港走上撕裂的不歸路。所以，香港人當然想改變，而想改變的話，當然不單只是Anyone but CY，當然是不想延續梁振英路線。若大家真要討論對行政長官的期望，我可稍微討論一下。其實，我去年於某雜誌撰寫一篇文章，提到我認為下屆特首應做的3件事。總括來說，我認為下屆特首要令香港做回香港自己。當中數個主要內容是：一定要懂得聆聽、公平和公正、以香港為先和尊重言論自由；第二，重視和捍衞香港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觀、自由、廉潔、多元和重視人民的價值；及第三，不能對中央唯命是從，需要代表和保障香港人的利益，維持香港的核心價值。

其實我們仍是少數，建制派有超過我們一倍以上人數，我們難以採取主動，只能穩守突擊。

所以，重要的不是我們想怎樣，而是這數年來，大家清楚看到，如果在無篩選的普選下，我們現在根本不用在此辯論，誰想"入閘"便全部都"入閘"，然後經由"一人一票"選舉出來，沒有問題，卻有八三一決定。

往後的歌詞是："抬頭前望去對面馬路如此吸引"，這個"對面的馬路"，所指的意象當然是從立法會綜合大樓看到的對面，就是一幢很大的行政長官辦公室，不單辦公室大，權力當然也大。"逐秒等心急總加倍的難行"，有些人真的等了整個月，直至今天已等了整整一個月，前路是否真會加倍難行呢？"難道我要必先壯烈地犧牲"，我想不一定只有這些候選人要壯烈犧牲，這句話是否其實反映了很多建制派朋友的心聲呢？特別包括在席的建制派同事，他們真的很怕"押錯注"或"跟車太貼"，怎麼辦呢？

所以，來到這個階段，其實香港人真要看清楚，我們不要只想着如何"揀馬仔"，這些馬並非由你們挑選，何必如此興奮"揀馬仔"？

上次在12月初選舉時，民意清晰令中央看到，梁振英真無希望了。

代理主席，2017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紀念，亦是香港迎來重大轉變的一年。特首選舉如箭在弦，社會各界都密切留意選情，對新一任特首寄予厚望。市民都希望新特首能夠統領全局、修復社會裂痕，與市民上下一心，搞好經濟，改善民生，令香港社會和諧，政治穩定，市民得以安居樂業。香港回歸祖國20年，經歷過高低起跌，大大小小的風浪都在中央的支持、政府的努力，以及市民的齊心協力下安然渡過。不過，近年社會越趨分裂，爭拗不斷並持續內耗，社會深層次矛盾未有妥善解決，市民求變的聲音相當普遍。然而，這些社會亂象並非香港獨有。過去一年，世界各地"黑天鵝"滿天飛，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浪潮席捲全球，令過往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備受衝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不僅在經濟上深受外圍經濟的影響，在政治上，特別在近年，亦受到不同外國勢力的干預。所謂的本土自決、"港獨"勢力抬頭，令社會陷於無日無之的政治爭拗之中。任何關乎社會民生、經濟發展的議題，都極容易被政治化，甚至上升至陰謀論的地步，令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民望長期處於低水平。特首及特區政府面對一群為反而反、刻意挑撥內地與香港兩地矛盾、反中反共的反對派，即使有甚麼長遠治港方略和紓解民困的政策，都根本無法施展。反對派善於搶佔道德高地，對於批評特首，批評政府，煽動市民與中央與內地敵對，他們都樂此不疲。但是，一旦提到要尊重《基本法》，要尊重"一國兩制"，提到國家安全等問題，他們卻當作"耳邊風"，要他們提出切實可行的經濟民生政策同樣欠奉。代理主席，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即使中央政府大吹和風，重新發放一些泛民人士的回鄉證，打開溝通的大門，他們都固執己見，大潑冷水。他們一邊廂表示要改變現狀，高呼改革，另一邊廂卻拒中央和特區政府於千里之外。他們除了成功為自己爭取曝光外，社會和公眾又有何得益呢？我們期望下任行政長官能夠凝聚社會共識，減少社會矛盾，修補撕裂關係，但無論是誰當選，單靠他個人能力是不足夠的。我們希望反對派能放下歧見，一人踏出一步，以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為香港的長遠利益着想，香港才可以重回正軌。代理主席，香港是外向型的細小經濟體，香港的繁榮穩定有賴經濟的支持。可惜的是，社會現時彌漫着兩極化的對立情緒，一些人士更鼓吹仇商仇富，在多項議題上將商界與勞工界分化。此外，政府近年有意引入更多新規例，政策不斷向勞工和福利傾斜，難免令商界憂心忡忡，擔憂過度的市場規管令營商成本大增之餘，更可能錯失商機，加上勞資關係緊張，我們擔心將進一步削弱本港的競爭力。工商界期望下任特首能全面聆聽各界聲音，平衡各持份者的利益，不要為提升短期的民望而損害香港長期的經濟效益。

代理主席，據早前王光亞主任所說，下任特首的條件是愛國愛港、獲中央信任、具備管治能力，以及得到港人擁護。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特首是中央與香港市民之間的橋樑。他既要對國家盡忠，亦要對香港前途盡責，對香港市民盡心盡力。我期待有意參選的有心人士，以及已經表明參選的人士，以開明、開放、富建設性的態度參與這次特首選舉，為市民清晰闡述自己的治港理念，讓各位選委作出最符合香港利益的明智選擇。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們現在討論對下任特首的期望。

正如我剛才所說，特首的人格比知識重要。有人的學歷可以寫滿3張紙，但他卻沒有人格。對於市民提出的福利、醫療及房屋訴求，他總是唯唯諾諾，但之後卻無法兌現。古語有云："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權相交，權失則棄。如果他是有條件與別人一起做事，即使管治班子如何，最終亦只會"樹倒猢猻散"。梁振英在上任時聲稱自己以民為本，會帶一本簿、一支筆、一張櫈落區。

他的疑似繼任人彷如得到他祝福，被指沒有一心二用。林鄭月娥現在是天下第一號"擦鞋仔"——對北京。

說到底，很多中文及英文評論皆表示希望下任特首可以對北京說實話。

據趙紫陽當年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大英帝國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趙紫陽對"一國兩制"的理念是信任和放手讓港人管治，但當然，趙紫陽後來的遭遇亦是中國近代史上比較慘痛的一頁。

我亦奇怪《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為何會容許立法會議員無須辭職便可以參選特首。該條例訂明公職人員必須辭職，但只限於指明公職人員，不包括立法會議員。

她的"西九故宮分店"競選工程之浩大，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人格一定比知識重要。

代理主席，在上一屆行政長官選舉過後，勞工界對當選的行政長官充滿期盼，希望他能履行選舉政綱裏許下的諾言，切實地為勞工、為社會的弱勢社群，帶來一些制度上的改變，保障基層市民的權益和提升生活的質素。但轉眼間，行政長官5年任期即將過去，這些在選舉中許下的承諾，仍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未有落實方案，更遑論增進勞工權益。特首在推動勞工權益中有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的聲音在社會上醞釀已久，我也多次在議會上爭取取消對沖。當然，我不得不承認這問題的複雜性非一時三刻可以解決，但訴求提出已久，不同團體、界別也提出其方案。無奈的是，直到今屆特首任期屆滿在即，政府仍然未落實推行，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一事一直可望而不可及。作為勞工界的代表，我衷心期望下任行政長官可早日落實具體方案，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扭轉勞工被剝削的局面。此外，有關標準工時的立法。

這問題一直困擾一眾基層，政府方面卻沒有為提升勞工的生活水平，採取積極的態度推行立法，其推搪拖延的態度又一再令勞工基層失望。如今百物騰貴，樓價和租金遠遠超出市民可負擔的水平，下任行政長官務必要關注勞工的工作生活平衡，推動標準工時的立法，更要改善政府拖延問題的陋習。當中不得不提及的，是全民退休保障的落實。人口老化的情況為社會增添不少壓力，推行退休保障可說是刻不容緩。多年來社會各界也凝聚了共識，意向十分明確。但經過無數次諮詢和討論，也未得出具體方案，反以不斷的"假諮詢、假希望"作拖延。下屆行政長官有責任改變令人沮喪的局面。我期望下屆特首能果斷決策，不要冷待民意，將已有共識的議題一拖再拖。除此之外，勞工界仍積存不少未解之結，例如職業安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人手編制等，也不容忽視。此等訴求十分明確，然而政府作出的改善措施卻又未如人意。在此，我期望下屆特首積極檢討如今的勞工問題，顯示出解決問題的決心。代理主席，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即將展開。現時，全球社會都積極求變，改善貧富懸殊，爭取更公平合理的生活環境。我期望下屆行政長官能有宏觀的視野，重新凝聚社會共識，建立一個真正以民為本，重視民生，促進民主，以理性化解矛盾的社會。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多謝郭偉强議員提出"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的議案。我想提出全港市民和醫學界所關注的議題，提醒下任特首他要肩負甚麼責任。現屆政府推出的香港醫務委員會改革，無論對業界或社會也造成深遠影響。醫生支持改革醫委會，改善投訴和紀律研訊機制，但卻不贊同政府的做法。政府去年並沒有廣納民意、凝聚共識，而是挑撥離間，製造醫患矛盾。破壞醫患關係的始作俑者是政府。我們堅持專業自主，也是為了公眾的利益。業界希望把現時經醫生選舉產生和經委任的委員比例維持於1：1。至於選舉產生委員要有廣闊的選民基礎這個訴求，是得到數據支持，我並非憑空說的。香港醫學會和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去年曾分別進行了兩項大型民調，而我在上月和本月亦分別向醫學界選委和全香港醫生進行了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大比數支持維持現有1：1的比例。

這些調查結果證明，業界和市民之間並沒有重大矛盾。

我們堅持1：1的比例，其實是為了保證專業自主和保障公眾利益。醫委會是負責維持本地醫療水平的法定機構。我們希望醫生不會受外部干預，一切以病人福祉為依歸。如果改變1：1的比例，令委任委員超過半數，政府便可以很容易通過所屬意的政策。

答案便是降低醫療水準，這是我們所擔心的。

在回答質詢時，政府曾表示近年對公共醫療的撥款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

有人提出醫護人員的流失率高。

此外，我亦希望政府減少對私營醫療市場的干預。這也是業界對下任特首的期望。郭議員在議案提到"因政治爭拗而持續內耗"。現任特首在12月宣布不再尋求連任後，業界和大多數市民也鬆了一口氣。

郭議員提到希望下任行政長官可以"推動政制改革"。就此，醫學界選委的民調結果顯示，五成七候選人和七成六當選委員均反對人大八三一的決定。

代理主席，今天這項有關"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的辯論，我姑且以一個比喻作為開始。香港近數天的上空被毒霾籠罩，是來自極權的陰霾。但是，這項議案辯論，在剛過去的個多小時內，感覺上好像突然有一顆流星劃過香港上空，然後一眾議員便向着這顆流星許願。當中的情景很荒誕，荒誕的地方是整項"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的議案，我撇除政治上的意味，這感覺就好像對着許願池或許願樹，我們拋寶牒，期望下任行政長官最好是如此這般。

我相信如果今天要有高官或政府同事到來聽這項議案的話，當中首選的人應是梁振英，第二位便應是林鄭月娥。

所以，整個感覺像是對着許願樹和一顆流星許願。

在過去20年以來，香港所經歷的，就是我們在這20年內把過去數十年的文明一朝斷送。

意思即是，香港社會的所謂自由，本身就是個人選擇的自由。但是，今時今日的香港，可能在圖書館借書都會被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可能有從事出版行業的人突然人間蒸發，然後在中國大陸某地方出現，接着又突然回港。這一切所說的就是在這短短數年以來，我們所熟悉的法治制度、司法制度、行政制度，在梁振英的管治下一朝斷送。

由董建華開始，這個專制的政府以仁慈的形象告知香港市民，它是急市民所急。

後來第二任的曾蔭權便更為荒謬，這數天他不斷進出高等法院，有可能成為階下囚。

這項可能性亦成為現時行政長官選舉的其中一個籌碼。所以，當中的荒誕是你與我在座的人也會感到不寒而慄的，因為沒有人會知道何時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可能一些建制派的同事不同意這說法，譬如何君堯議員，因為通常他犯法是不會被控的，譬如自稱是社會工作者等諸如此類。但是，在過去的這屆立法會選舉，很多建制派的同事已長嗟短嘆，覺得原來我們所熟悉的選舉竟然可達如此荒謬的地步；所說的就是在權力鬥爭的情況下，原來我們香港的政治會變成赤裸裸的專權干政。

當然，在這兩個星期大家都熱烘烘地討論誰會出來參選，但坦白說，香港大眾其實是莫不關心的。所以，我謹此只重申一點，如果我們不在憲政上......作出修補的話，我們便無法確立香港自己的政府。

代理主席，感謝郭偉强議員今天提出這項"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的議案。任何一位市民，包括在座的立法會議員，均希望行政長官能一任比一任做得好，真正帶領香港作更好的發展，為市民謀求更大福祉。

他們自詡民主、尊重民意，但卻拂逆民意，否決了政改方案，令本地政制在2017年的今天仍要原地踏步，繼續實行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方式，剝奪了香港市民以"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究竟社會要不停地無止境爭取普選，還是真的可以實行普選呢？有些人在不斷爭取普選的過程中，取得所需要的政治籌碼，站在道德高地，繼續以政府並非普選產生為理由，不停地"砌"政府，這樣當然易辦。我們是否希望能真正實踐普選，增強政府的認受性，讓市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反對派在過去數年不單在普選問題上如此，在"佔中"問題上亦是一意孤行。即使我們最近在議會提出有關"假難民"的議案，他們何嘗不是為反對而反對，不惜為了一己的政治立場而站在市民的對立面？

甚至有疑似候選人稱，可利用自己的判斷繞過行政程序、程序公義或既有諮詢工作，因為其決定就是決定，其眼睛就是眼睛，其眼界就是眼界。我覺得，這種剛愎自用的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候選人一個都嫌多。

我覺得他們大可為過往，最少是近年來政府的施政、社會的撕裂而承認錯誤。中國古代君主會頒布自我批判的詔書，目的是反省自己過失，以及改變政策，這做法名為"下詔罪己"。漢武帝做過，很多今時今日受人稱讚的帝皇，也曾為自己做錯的政治決定或錯誤政策向天下人下詔罪己。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25年，德國總理威利.勃蘭特在華沙向猶太死難者下跪，為納粹的罪行謝罪。全球媒體沒有藐視他，也沒有嘲笑他，而是寫"德國總理跪下去，德國人民站起來"。

剛才建制派同事指反對派議員最愛每事反對，但在剛才爭取手語成為官方語言時，他們何嘗不是全部缺席反對呢？

主席，郭偉强議員動議原議案的主旨，是要提出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將於3月26日舉行，提名期由2月14日開始。

我希望今天的討論有助於大家思考如何妥善發揮手上一票的作用，選出眾望所歸的特首。主席，港澳辦王光亞主任日前在一個專訪中表示，《基本法》確定了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行政長官既代表香港，也代表了中央。行政長官在香港選出後，要由中央任命。香港社會對於行政長官有要求、有期望，中央同樣有要求、有期望，兩者應當一致，便是領導香港社會向前發展。中央對行政長官的標準是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每位行政長官參選人都應該以港人的長遠福祉為依歸，向市民道明施政理念，通過選舉團結港人，帶領港人向前走。王主任的說法再次表明了中央對港的政策，亦符合香港的現實情況，社會各界反應正面。至於香港社會對行政長官的要求或期望，實際是要探討香港社會當前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我認為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其一是社會政治層面。近年香港政治紛爭不斷，社會分歧嚴重，立法會"拉布"情況蔓延，行政與立法關係轉差，而政制、政改方案亦在爭議聲中被否決。其間發生違法"佔中"事件，近期更發生辱華、鼓吹"港獨"的事件。社會政治層面的內耗持續，令香港難以聚焦在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的議題上，導致發展停滯不前，競爭力有所下降。很多市民對於上述狀況均感到十分不滿和厭倦，他們期望下任行政長官能盡快帶領香港走出政治爭拗不絕的困局，凝聚共識，重建行政與立法的互信，以港人福祉為依歸，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其二，是經濟民生層面，香港無疑正面對內外環境的多重挑戰。從外部環境來看，美國正開始新一輪加息周期，貿易保護主義亦重新抬頭。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將會對本港的出口需求和企業融資成本產生負面影響。從內部環境來看，多年來，香港樓價高踞不下，租金高昂，某程度上窒礙了經濟方面的多元化發展。與鄰近地區的迅速發展相比，香港傳統產業的優勢正逐漸消失，新興產業的發展亦顯得緩慢，很多市民都對這種狀況感到焦慮和憂心。他們期望下任行政長官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包括優化綜合城市規劃，落實長遠的土地和房屋供應及基建配套，同時制訂長遠、全面及平衡的產業政策，令本地經濟朝着多元化、高增值的方向發展，並強化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擴大區域經濟合作，把握"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促進新一代向上流動。主席，正所謂知易行難，若要有效解決香港當前所面對的各種政經挑戰，下任行政長官必須有願景、有理念、有具體的政綱、有從政的經驗及歷練，更要有爭取社會各界支持以落實施政的能力。同時，我認為其施政既要與時俱進，又要顧及重要政策的延續性。例如現屆政府對於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所作出的種種努力，以及為推動創新及科技產業發展所制訂的各項措施，均值得予以延續和優化。主席，我亦想強調一點，香港是屬於所有人的香港，不獨是特首一個人的香港。因此，我們不能僅限於提出對特首的期望，同時亦要提出對社會各界的期望，例如社會各界對待下一任行政長官，既要給予適當的空間發揮，也要釋出善意，協助改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以及改善社會各界與特區政府的互動溝通，一切以香港的整體利益為重，以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為重，以廣大市民的安居樂業為重。我深信，這也是市民對行政長官，以及對立法會議員的共同期望。基於上述理由，我對於一些議員同事在議案措辭中突出對官商勾結的泛泛指控，或是刻意強調勞資雙方的矛盾，均不能苟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今天討論的議案題目是"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讓我們先看看市民對今屆特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有何期望。經濟通及《晴報》聯合舉辦的網上調查發現，市民最期待特首可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佔受訪者35%；其次是希望落實全民退保，佔29%。我認為這基本反映了市民的普遍願望，亦可從中看到市民對特首的最主要期望。其實香港市民的要求很簡單，便是希望"有瓦遮頭"，讓年老時生活有保障。市民想要一個做實事、可改善他們生活質素的特首。特首梁振英曾在多個場合提及，土地房屋是本屆政府的"重中之重"，本屆政府冒着"盲搶地"的批評，積極增加土地供應，努力扭轉樓市供求失衡的局面，並推出遏抑樓價的3項"辣招"，包括買家印花稅、雙倍印花稅和調高額外印花稅，令過分熾熱的樓市回穩。政府亦取消勾地表制度，重新掌握土地供應及賣地的主導權，又推行"白居二"政策，活化二手居屋市場。未來10年，公私營房屋的目標總供應量為460,000個單位，當中有280,000個單位是公營房屋，而2012年至2017年的公營房屋單位的預計總落成量為71,273個。這些措施均足以證明政府有決心解決房屋問題。主席，我想指出要解決房屋問題，土地問題是最根本的源頭。例如，未來10年的公營房屋目標供應量是280,000，但即使所有已覓得的土地能如期作建屋用途，也只能建成23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尚欠興建44,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土地。洪水橋新發展區、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東涌新市鎮擴展等大型發展計劃，均是未來的房屋和土地供應來源。然而，政府每次提出發展計劃，反對派都不顧市民對房屋的殷切需求，以各種理由為反對而反對、推倒計劃，這不但嚴重窒礙了香港的發展，更嚴重影響紓緩住屋需求的進程。土地和房屋政策並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長遠的規劃，經過一段較長時間才能看見成效。現時的房屋問題是由過去10多年長期積壓的房屋需求，以及房屋供應長期不足所造成。我認為無論誰人擔任下任特首，都應延續這善政良策，堅持為香港市民覓地建屋。我們要求政府積極增加短期的公屋供應量，以達致3年"上樓"的目標。另外，我們認為應推出租金津貼計劃作為過渡性支援措施，讓輪候公屋超過3年，並正以昂貴租金租住私人樓宇的人士能減輕負擔。政府亦應優化置業階梯，一如我曾多次提出，增建居屋並重新推行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和租者置其屋計劃，令更多有需要市民受惠。另外，九龍東是長者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大家都很關心退休保障的問題，長者的感覺往往是退休後要為生活擔憂，何時才能有退休保障，令退而無憂呢？民建聯一直支持盡快落實全民退保，並要求讓有需要的長者獲得更高保障。在全民退保未落實前，長者現時只能依靠"生果金"和長者生活津貼。

民建聯要求調低至65歲便可免審查領取"生果金"，並調高"生果金"和長者生活津貼的金額。最近，我在地區發起簽名運動，單單在觀塘區便在1星期內收集到超過4,000個簽名，由此可見市民對此有強烈的訴求。我希望政府能從善如流，盡快改善現有制度，並希望全民退保得以早日落實。特首梁振英的任期即將屆滿，我們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親民的特首，也是一個關顧民生的特首，更是一個有魄力、肯做實事的特首。

這種對人不對事、盲目反對的情緒宣泄，並非優質民主的體現。主席，我想指出下屆政府不管由誰擔任特首，反對派仍會為反對而反對，而且破壞行動會越演越烈。我希望下任特首是一個有承擔、有魄力的人，是一位政綱和能力俱佳的特首，更重要的是要無懼反對派的叫囂和挑釁，堅持善政良策。主席，我謹此陳辭。